我會扼要地作以下的回應：現時《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正交予財務委員會審議，各政策局會於4月16日至20日舉行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其政策範疇作出闡述。議員亦可在4月25日及26日第二次財政預算案會議上發表意見。我希望議員支持這項決議，讓政府在2018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18年撥款條例》實施的一段期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項服務。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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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最近，司法機構作為獨立機構，對此繳付定額罰款事宜進行了檢討。司法機構認爲，原則上，若法庭程序沒有展開，收取定額罰款的款項是政府與相關人士之間的事宜，因此不應由司法機構代政府收取該些與法庭無關的款項。再者，若其後有關事宜進入法庭程序，政府或將成為案件其中一個訴訟方；因此，裁判法院在法庭程序展開前涉及有關的繳款過程並不適當，而此做法亦或會影響司法機構在觀感上或實際上的中立性。基於上述原因，司法機構建議取消現時裁判法院就交通違例事項在進入法庭程序前就定額罰款收取繳款的功能。事實上，涉及交通違例事項的人士在進入法庭程序前，仍可透過上述多種方式繳付定額罰款，有關建議應不會對欲繳款人士造成任何重大不便。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這次我提出的"再工業化"議案，可以說是好事多磨。在2016年本屆立法會"開鑼"時，我第一時間入紙申請，怎料抽了13次籤也"食白果"，終於抽中了，剛好第一個會期結束；來到這個會期，由於本會陷於長時間的攻防戰，雖然議案一直印載在議程上，其間亦公告了10多次，但始終未有機會討論。幸好"再工業化"這個議題，怎樣也不會過時，現在討論更可以結合新一屆特區政府最近9個月的施政，作出階段性的回應。同時，我亦要感謝7位議員同事就議案提出修正案，既豐富了議案的內容，亦為我們提供多元角度。主席，"再工業化"一詞的出現，代表的是工業策略的一個重大調整，也可以說是一個範式轉移。與"再工業化"相對的就是"去工業化"。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國家出現了"去工業化"趨勢，香港也不例外，各國和地區紛紛把經濟重心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轉移製造業訂單到一些勞動力較便宜、較足裕的發展中國家。後來，鑒於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對市場的衝擊，特別是以工業4.0所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重視"實體經濟"、"再工業化"成為近年各個先進經濟體系的新方向。香港沒有理由不盡快搭上這趟時代快車，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產業多元化。當然，這也是我要提出這項議案的大背景。首先，我想談談創新科技與製造工業兩者之間的關係。創新科技是當今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也是發達國家拓展先進製造業的共同切入點，香港在一些科技領域具備問鼎國際領先水平的潛力，特區政府選擇以創新科技為突破口，由此帶動和催谷新興高增值工業的發展，無疑是務實的做法。創新科技與製造工業固然息息相關，有時甚至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但須留意的是，它們在本質上仍然是各有側重的兩個政策領域。發展創新科技的核心是要推動創新科技的研發；而發展製造工業則着重將科研成果商品化，從而培育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建立配套供應鏈，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做到"成行成市"。舉例說，香港一些初創公司推出智能設計、節能產品，再加上近年流行的"物聯網"，將個人化設計的產品配合手機應用程式，都被視為中小企的新出路。其次，香港"再工業化"亦出現一些新趨勢。一方面，隨着落馬洲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開發，港商其實可以考慮把部分境外的高端工序搬回來，這不僅有助於推動"再工業化"，屆時出口貨物貼上"香港製造"品牌，亦可以享受本港的稅務優惠。另一方面，近年來，一些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已將次要生產工序或最後組裝環節，轉移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滿足原產地規則，減低關稅成本。由此可見，香港的"再工業化"政策須"兩條腿走路"，在催谷本土高端、高增值產業，吸引全球尖端工業來港發展的同時，亦必須走"外延發展"的道路。第三，制訂新的產業政策對"再工業化"亦有很大影響。在剛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將近年興起的電子競技納入創新科技，同時撥款1億元，為電競比賽提供場地，業界也會在技術發展和人才培訓等範疇得到支援。其實，電競不只限於競技體育，也不僅是創新科技這麼簡單，它還可以帶動本港傳統電子業的發展。但是，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政府必須制訂相關的產業政策，重新為電子業定位，研發及製造緊貼科技潮流的電子產品，以及思考電子業的"再工業化"之路。主席，第四次工業革命範圍之廣、影響之深，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再工業化"的議題更是千頭萬緒，涉及的政策局不限於創新及科技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甚至教育局也與"再工業化"有很大關係，因為在創科人才培訓和中小學開展STEM教育方面，教育局均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政府若認為單靠創新及科技局便可以順利推動"再工業化"，可能想得太簡單。

政府於去年初成立的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究竟只是一個諮詢性質的委員會，還是一個有能力、有角色去統籌各個政策局進行跨部門協調工作的委員會？我希望在座的政府官員稍後可以就此向我詳細說明。當然，我知道特首很重視政策創新，以及高層次的統籌、協調及督導，她將前朝的中央政策組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再工業化"除了推動科技產品的創新研究外，也需要政策創新或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指在現有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條件下，通過創新的、能更有效激勵人們行為的制度或規範體系，來實現社會持續發展和變革的創新。美國在創新方面不只針對科技和產品，更重要的是制度創新。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許多新穎的商業模式大膽地選擇相信群眾智慧，出現了"眾包"與"眾籌"，動員群眾廣大的資源，發揮前所未見的力量，堪稱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典範。香港的各項制度、政策以至法例都相當完善，這當然是我們的優勢，但有時卻令人感到未必跟得上形勢的發展。

試問機械人怎會有需要上廁所呢？當然，公司最終沒有辦法，不得不興建10多個廁格。這帶出了一個頗為可笑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法例可能追不上現實。主席，我代表的工業界爭取了不止10年，要求政府放寬《稅務條例》第39E條及第16EC條的限制，業界可以說是"等到頸也長了"，但政府仍然不肯正面回應或作出全面檢討。可想而知，當我們要推動政府推行一項新政策時是多麼困難。

可是，政府最低限度應積極研究並回應業界訴求，而非單單說一句"敏感和複雜"便甚麼也不做。況且，在有諸多成功先例的情況下，政府對境外生產的港資企業提供稅務支援，可謂"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上屆政府已為飛機租賃業開綠燈，並修訂《稅務條例》予以配合。記得在去年6月28日，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就相關法案三讀發言時說："我們建議為飛機租賃行業提供半額稅率優惠，並非是特別向某個行業傾斜，過去亦有先例。當然，這要視乎我們對個別行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時，會帶來甚麼好處。"值得肯定的是，去年的施政報告正式引入利得稅兩級制，以及就研發開支給予額外的稅務扣減，這些都是具前瞻性的創新思維。在行政長官今年1月出席本會的答問會時，我便就修訂《稅務條例》第39E條及第16EC條提出質詢。當時特首指出，她曾就第39E條進行研究，又形容粵港澳大灣區是契機，機器自由流通是可以考慮的，並表示會與財政司司長一同研究，態度無疑較上屆政府積極。尤其是在庫房有龐大盈餘的情況下，工商界更期望政府能修改《稅務條例》第39E條。可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月底發表的預算案中，對此卻完全沒有提及或跟進。

主席，當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里，全球就業市場備受挑戰。媒體不定期都會列出未來10年可能會因人工智能而消失的工種。如果官員像一部"人肉錄音機"，只會給予標準答案，不知道將來會否被AI機械人取而代之呢？總的來說，政府應跳出框框，以全新思維和視野審視"再工業化"。我再次強調，科技創新遠遠不夠，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也要跟得上。《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的作者施瓦布教授早前在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需要全新的領導力，我們稱之為'系統領導力'。政府需要採取新的技術治理方法。對於科學技術來說，政府需要靈活治理，建立新的規範，並且與其他各部門更好地合作。"特首既然提出理財新哲學，便應正本清源，徹底檢討特區政府的深層次問題，否則轉眼便會成為政治口號，口惠而實不至。我留意到，去年的施政報告強調STEM教育是創科發展的重點，可惜今年的預算案並無提及。我們看到，預算案預留了500億元支持創科發展，其中200億元用於發展落馬洲河套區，而在撥款給香港科技園公司的100億元當中，有30億元全部用作硬件建設。政府並沒有在吸納全球專家、資助學生攻讀STEM學科及鼓勵科研發展方面投入更多資源，實在令人費解。主席，"再工業化"與科技人才的儲備息息相關。特區政府在推動"再工業化"時，應從教育這根源做起，持續而大量地投入資源。只有這樣才能壯大我們的人才庫，為香港的年輕人提供就業職位和向上流動的機會。最後，"再工業化"當然離不開土地問題。工商界一直希望政府可以檢討土地契約下"工業"及"倉庫"用途的定義和涵蓋面，以及放寬土地地積比率，從而使舊工業區活化更新，吸引更多廠商投身高端製造業。主席，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世界經濟分工面臨全面逆轉，加上周邊國家與地區的激烈競爭，很多以前具有壓倒性領先優勢的行業，稍有不慎，若非被淘汰，就是被蠶食。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們應有危機感，而政府應及時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重訂產業政策、加強稅務支援，以及培育創科人才，讓"再工業化"的步伐走得更快，走得更穩。我懇請各位同事支持我今天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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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7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

其實，香港工會聯合會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香港的實體經濟發展，並提出以"就業為優先的經濟發展策略"，推動本港發展多元產業，令更多市民可以獲得更多元化、遍及各階層的就業機會，簡單而言，就是"以人為本"及"以市民為本"的就業機會。

其中一個被抽空的行業正是製造業。2015年的數據顯示，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僅佔總就業人數2.4%，而且持續下降，反映第二產業的前景非常嚴峻。所以，我們聽到政府要推動"再工業化"的時候都十分開心，但由去年施政報告開始，我們卻無奈地發現政府口中的"再工業化"與我們理解的"再工業化"有些不同。由去年施政報告開始，我們看到政府的"再工業化"是指推動雲端伺服器等高端和高增值的技術研究，但忽視推動製造業升級轉型的需要，甚至否定傳統製造業的發展和存在價值。我們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見到這個趨勢，感到十分失望。主席，我引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一篇公開發言，他曾經指出"'再工業化'並非走回頭路到昔日的工廠時代，更不是要勞工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回流香港"。主席，發展傳統製造業有甚麼問題？有甚麼問題令政府連考慮和研究都不願意做，就已經"落閘"，不讓傳統製造業回流香港呢？我必須特別指出，傳統製造業有其重要的經濟價值，亦可以與本港日漸蓬勃的設計業互相結合，帶來大量就業機會。我曾經拜訪一間生產本地高級時裝產品的製衣廠，當中有中年和婦女朋友擔當中游的技術人員，亦有年輕朋友擔當設計師，反映走向高質素產品、高生產技術和精工細作的傳統製造業不但可以發展，亦可以帶來跨年齡層的就業機會。政府經常用德國做例子，指出德國推動當地製造業走向智能化，但卻忽視當地不少成功例子都是由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反觀香港，製造業的基礎已被抽空，回流香港又不受政府歡迎，推動"再工業化"可能只是緣木求魚。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成功國家的例子從來不是只發展高端產業而忽略傳統製造業。德國的傳統輕工業產品至今仍然是暢銷全球。另一個歐洲國家瑞士同樣是一個高科技工業發展蓬勃的地方，至今仍有約13萬僱員從事製藥工業，藥劑、保健等產品出口量佔總出口量三成，產值佔當地生產總值的6%。這反映高端科技和傳統製造業絕對可以並行發展。主席，香港工業專業評審局曾經做過一份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在食品、精密金屬件、模具、藥品、醫療器材、鐘錶、珠寶製造業中，平均約四成中小企業表示有意回流香港。如果新一屆政府真的如特首"林鄭"所言，要擔當"促成者"的角色，便應該積極回應廠商們的訴求，推出適當措施復興香港製造的品牌，支援仍然具有優勢的製造業。這些製造業技術要求較高，建立品牌形象和創新的需要較大，非常適合在本土發展。若要支援他們發展，政府必須從土地和人才上作出配合，例如增加工業用地、發展工業邨用地、善用工廈，以及加強培訓學徒、實習的計劃等。

主席，去年年初，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香港玩具傳奇"展覽，大受市民歡迎，我兒子參觀該展覽4次，超過15萬人次參觀展覽，刷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參觀人次的紀錄。這個展覽展出了很多以往在香港製造的玩具，亦有近年香港廠商生產的原創及高質素的玩具。

這個展覽難免令人緬懷本土製造業的輝煌歷史，如果政府願意改變態度、調整政策，扶助業界，香港製造業便不只是放在博物館內緬懷的東西，而是促進香港經濟轉型，讓香港不再因產業單一化而遭人詬病，創造惠及社會各階層就業機會的一大行業。
主席，首先多謝吳永嘉議員提出"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議案，這項議案可以令我們展開多元化討論。

例如，隨着3D技術的興起，很多汽車的零部件都可以用3D技術打印，而無需經人手製造。智能機器人技術越來越成熟，感應器技術不斷進步，減少人手，實現智能化生產。很多朋友說，減省人手後會否有很多人失業？事實並非如此，很多現有人手可以從事其他工種，例如智能機器人也需要製造人才去製造。我在修正案中，針對"再工業化"的政策提出了三大要求，包括低污染、低用地量及高增值。

香港工業或科技發展有兩個瓶頸位。第一，在很多情況下，香港的大學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商品化程序做得很差。2009年，香港理工大學與本地一間車廠已合作推出全港首輛自主研發的電動車"mycar"，但產品推出市場一年，只售出了數十輛。

主席，多謝你關心。

其實，我有3至4個關注點。第一，我們就大灣區要制訂甚麼政策，包括稅務政策，鼓勵港商到內地投資。

我支持向產業發展傾斜的稅務優惠，但我們必須有全盤考慮，才能作出改動。我明白吳議員對《稅務條例》第39E條有很大的意見，我亦都得悉前議員林大輝對第39E條有很多問題，有關飛機租賃的稅務寬減亦做得不太好。

就這項議案，我們必須看看《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條及第一百一十九條的內容，即政府有責任"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從而訂定一個全方位的科技工業政策。可見吳永嘉議員提出這項"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議案是適時的，方向是正確的。局長是我們在這方面發展的領頭羊，他身負重任，香港科技工業能否發展為新的經濟增長點，關鍵握在他手中，若干年後，究竟香港的科技工業發展會跌入深淵還是飛黃騰達，可否為香港GDP增長及改善民生福利作出進一步貢獻，就視乎局長的決心和勇氣。

工業製造原本佔香港整體GDP 30%以上，這比率近年卻不斷下跌，跌至今天不足1%，假如我們仍不加速訂立相關政策，恐怕"再工業化"未啟動，"零工業化"已來臨。我在原議案加上"政府亦須因應全球市場的需求變化、技術和成本競爭力、人才數量和質素，以及利用'一帶一路'的發展趨勢及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優勢，訂出推動'再工業化'的戰略及聚焦重點"。

應科院早期擁有約500名工程博士，他們缺乏共同方向，以致百花齊放，各自研究不同的項目，雖然有很多項目研發成功，甚至取得國際專利，但儘管這些項目有市場，卻找不到人生產，亦有其他項目沒有市場，更是無人問津，最終很多研發出的項目都不了了之。近年情況稍有好轉，卻依然未能打破僵局。所以，政府必須定出"工業化"戰略及聚焦重點，才能夠令"官產學研"同心協力，為香港科技發展、為再工業化創出一條康莊大道。

我希望局長在不遠的將來或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之前，能提交一份發展可能性研究報告，訂出發展焦點、方向，以及投資的誘因。我衷心希望政府考慮聚焦的方向之一，是把重點放在醫藥產業方面。我相信以中國內地的實力加上本港的出口優勢，醫藥產藥不單會直接令大眾受惠，更是未來香港產業一個最大的增長動力，更有機會成為本港GDP增長最快、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我們亦必須參考其他地區所訂立的鼓勵政策，有些同事去年便曾前往以色列考察。過去10年，以色列的科技得以迅速發展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以色列政府選定了100間有潛質的科技工業公司進行投資，更親自到海外為這些企業宣傳，令到這些企業成為當地的龍頭企業而發展成功。有政策亦需要有人才。

主席，吳永嘉議員動議的原議案，是要促請特區政府"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相信大多數議員同事都贊同。我和不同黨派議員分別提出修正案，主要是想就具體政策措施予以補充。談到工業，大家可能立即聯想到傳統勞力密集式的製造業。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香港趁着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將本地不少製造工序遷移到珠三角一帶，令該地區成為世界工廠，而本港的經濟亦逐漸轉向以服務業為主。製造業由於主要活動北移，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的比率下降至2015年的1.1%，但香港仍然有不少產品在世界上佔領先地位。由於生產活動北移，以至不能反映在香港的統計數字之中，甚至令人誤以為工業對香港發展不重要，確是十分可惜。時移世易，社會上有不少意見認為，本港的經濟結構過於單一，而"再工業化"有可能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

特首和官員對部分建議亦曾作出回應，但對業界而言，仍然不足，步伐需要加快。

主席，"工業4.0"最初由德國提出，希望藉此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簡單來說，是指工業過程智能化，綜合運用雲端平台、物聯網和大數據，將智能電子系統與生產程序和物流鏈相互結合，實現智能生產和按需製造。另一方面，國務院在2015年3月25日審議通過《中國製造2025》文件，提出要以創新科技，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全面推行智慧製造和綠色製造。主席，我們應該把握機遇，利用自身的優勢進行"再工業化"。特區政府在2017年4月宣布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旨在藉較高層次的統籌，推動本港的創科發展和"再工業化"事宜。我樂看現屆特區政府從善如流，採納了不少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多年來就支援工商專業界提出的相關訴求和建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剛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會預留額外500億元推動創科發展。有關措施包括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支持科學園興建科研基建及設施；支持建設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為合資格企業的首200萬港元研發開支，提供3倍扣稅，餘額亦可獲得兩倍扣稅，以及放寬科技券計劃申請資格等。本會在今次會議上通過的《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正式引入利得稅兩級制，將法團首200萬港元利潤的利得稅率降至8.25%，其後利潤則繼續按16.5%徵稅。至於非法團業務，兩級利得稅稅率相應定為7.5%和15%，以減輕中小微企的稅務負擔。我希望當局盡快予以落實上述措施，避免議而不決。對於推動"再工業化"，該等措施肯定有不少幫助，但仍不足夠。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盡快制訂獨立、長遠而清晰的宏觀工業政策，並且定期檢討，從而為製造業和相關產業提供完善的綜合配套措施，包括提供稅務、技術、人才和市場等支援，以便進一步鞏固香港經濟根基並推動產業多元化。以下我會就所提出修正案的主要內容，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首先，香港應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探討和擬定科技和創新方向，以擴大香港工業的發展空間。規劃署正進行《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當中提出的其中一項三大元素，是迎接新的經濟挑戰和掌握這些機遇。香港需要促進經濟基礎多元化，推動具優勢的產業和新興產業，創造技能層面廣泛的優質職位。我認為香港應有更廣闊的區域視野，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20年及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的重要時刻，出席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的簽署儀式，顯示中央政府積極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根據這協議，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目標之一，是構建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基地；而合作重點的領域包括構建綠化低碳的創新型現代產業體系。我認為通過優勢互補，香港可以聚焦發展一些自身具明顯競爭優勢的領域，同時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參與推動《中國製造2025》所訂立的目標。其次，當局必須積極增加工商業的用地供應。缺乏可供發展的土地，是香港經濟發展受掣肘的一個主要原因。根據規劃署的工業用地檢討，與2013-2014基準年的1,496萬平方米樓面面積相比，預計2018年需要1,606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較2013-2014年度增加約7.4%，至2041年，須增至1,986萬平方米樓面面積，增幅更達33%。

去年9月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會檢視不同土地供應的選項，以凝聚社會最大共識，為政府謀劃整全和長遠的土地策略。我認為社會各界應趁機檢討可否把部分生態價值低的綠化帶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區改劃作發展用途，並且考慮增加在維港以外地區填海。中短期而言，當局應放寬土地的地積比率，以及調整合規要求，以推動"再工業化"和舊工業區活化更新。同時，政府應致力推動"官產學研"合作，為此投放資源。同樣不可或缺的是，"再工業化"需要訓練有素的勞動人口，當局應根據人力資源的中長期需求，投放資源，培育工業人才，優化職業專才教育，並且鼓勵學生進修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相關科目。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部智能手機面世至今只是僅僅10年，我們的生活改變了很多，不論是流動網絡的應用、社交媒體以至各種相關科技，均帶來了很多不可逆轉的變化，成為我們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未來的10年或20年，整個世界會變成怎樣，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估計得到。

觀乎香港的情況，的確令人擔心。我十分感謝吳永嘉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是次討論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已置身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中。在互聯網數碼年代，科技正以幾何級數的速度發展，我們不可以停下來，甚麼也不做。究竟要怎樣做才可以令香港達致"再工業化"，利用新知識為產業創造新價值？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旨在帶出一個信息，就是政府在推動"再工業化"的政策思維時，必須更重視資訊科技和培訓人才。全球製造業面對的最大挑戰，已不是以往一般關注的成本上升、市場疲弱等因素，而是如何掌握數據科學和物聯網等科技。在這些科技的挑戰下，工業成功的要素已非單純在於製造最優質可靠的產品，更重要的是誰可最快掌握顧客喜好並最快在市場推出產品，保持市場優勢。自動化機器等設備只是"智慧工廠"的基礎。

利用機器學習和估算程式預測結果、開發新產品、改善現有產品和服務，以及把產品服務化，均可帶來新的盈利模式。剛才有數位議員都提到，德國、美國、中國等國家現正打造新的製造業，而它們的改革其實有一些共通點：提倡以創新及高科技引領製造業發展，打造智能和環保的製造，並以資訊、通訊科技和物聯網技術為骨幹，聯繫人類、物件和機器，生產以服務為本的產品。

"再工業化"絕不只是關乎製造業的土地問題，更重要的是培養整個社會的數據認知。新加坡政府與新加坡國家大學合作，每年培訓2,000名政府人員讓其學習數據科學，預計5年內會培訓1萬名人員。

產業轉型藍圖大致上是要為產業增值、提高其創造力和生產力、協助每個行業投資新設備和自動化技術、深化企業技能，以及改善流程。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對某些行業有一些特定的資助，例如向香港旅遊業議會撥款3,000萬元以幫助旅遊業的中小企，但金額並不足夠，亦缺乏針對性。近期，我們看到旅遊業中存在很多網絡安全問題，要以3,000萬元解決這些問題已十分勉強，所以這是不足夠的。我希望政府真的能促使企業和人才與時並進。

"再工業化"的發展需要較長時間才見效果。我希望政府重視產業轉型的規劃、資助有關智慧製造業運用數據的研發工作、協助工業家應用研發結果，以及透過大專院校等途徑培訓更多數據科學專才，以應付將來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政府應改善行業的市場環境，令企業賺取更多利潤，政府又帶頭購買更多產品，從而令薪酬上升，創造更多好工，把市場做大，這樣人才便自然會來。除了人才，對製造業市場最重要的是拆牆鬆綁。

主席，我剛才說的種種是要告訴大家，其實在工廠大廈內，或在"再工業化"下，不一定要像以前般製造硬件，而是可以培育文化。

藝術文創產業的情況與此十分相似，其"初創及研發"設於香港，但發布和展演卻要到外地才能光明正大。

香港女子創作樂隊"雞蛋蒸肉餅"，去年成功入圍台灣金曲獎最佳樂團，成為首隊獲提名的香港樂隊，與著名台灣樂團"五月天"並列提名名單。

主席，我必須指出這與"再工業化"有莫大關係。我剛才提及的樂隊都是在工廠大廈衍生的，亦因為有工廠大廈......

或許是我說得不好，所以你不太明白。

其實，"再工業化"所關乎的可以是一些舊式的東西，包括我剛才所說的手製結他和傳統工業。主席，"再工業化"不等於新工業化。有關字眼是"再工業化"，對不對？

因此，我認為"再工業化"與我剛才所說的有莫大關連，而這亦解釋了為何我剛才提及那些樂隊、傳統和表演場地。

主席，我希望你明白為何我作出這些論述。如果我們要談"再工業化"，我們必須探討如何運用工廠大廈。大家都知道很多工廠大廈的空置率高，正因為空置率高，租金便低，結果有很多不同的行業進駐工廠大廈。

我認為政府應以表演藝術作為起步點，為藝術文創產業提供支援，在不收豁免費的情況下，放寬工廠大廈地面3層的用途限制，容許例如食肆、商店及服務業......
我最後一次提醒你，你已離題。

如果我們要談"再工業化"......我覺得有今天這項辯論是好的。

我不斷解釋為何"再工業化"與我剛才提及的不同藝術產業有關。我以為我說一次，大家便會明白；不要緊，但我說第二次後，主席仍不明白。

這是一個很大的衝突。我認為工業不一定是硬件，不一定要製造出實物；工業可以是一種文化和承傳，也可以是一種工藝。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讓藝術家可以專注、"入魂"，發展"匠心工業"。香港絕對有潛力轉化為一個文化大熔爐，匯聚世界各地最頂尖的藝術家，互相交流啟發。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上屆政府在2016年1月的施政報告第77段提出香港要"再工業化"，制訂新措施推動工業發展，並將"再工業化"形容為有潛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本屆政府於去年發表的施政報告第72段進一步提到，政府會"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先進製造技術，尤其是'工業4.0'的培訓"。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則將理念透過公帑的運用進一步具體化，例如擴建科學園，提供額外空間予初創企業，以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成立知創空間，為初創企業和畢業生提供技術支援，協助他們將創意轉化成產品。香港能否在被喻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工業4.0"中佔一席位，尚有待觀察。今天吳永嘉議員提出的"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議案來得十分及時；不過，我們的討論則拖延了數個月。吳議員的議案相信是希望真正落實香港的經濟和產業能夠多元化，進一步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創造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予年青人，所以我絕對支持這項議案。"工業4.0"最關鍵的概念是串連，利用資訊和通訊技術，組成物聯網及服務聯網，將生產流程所有相關的機器設備、人員、流程與資料全部結合起來；每個設備更能互相溝通，具備獨立監察、分析和判斷能力，可以隨時找到問題及即時解決問題，從而令生產流程更靈活和具彈性，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的變化，簡而言之，就是智能工廠的構想。代理主席，德國政府在2013年提出"工業4.0"概念，而中國隨後在2015年亦提出《中國製造2025》。兩者名稱雖然不同，但共通點是通過資訊科技及先進的製造技術提升工業的競爭力。對於香港業界而言，"工業4.0"的名稱本來不算陌生，但如何操作和落實，應該仍在努力探索的階段。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去年8月成立了智能產業廊，是香港首個向公眾全面展示"工業4.0"的體驗地方，以模擬智能工廠運作，包括數碼化運作的方案、智能生產單元和網絡保安展區等作為"工業4.0"的示範中心，供業界親身了解接觸，相信對業界很有幫助。事實上，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估計，目前香港大約有六成至七成企業仍然處於"工業2.0"和"工業3.0"之間，即是雖然已經廣泛應用機器大量生產，但未全面智能自動化。隨着越來越多海外客戶已推行"工業4.0"，並將之列入採購要求，香港的廠商必須加快升級，才能保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所以，"工業4.0"絕對不是製造大國或跨國企業的事，也同樣是本港中小企的切身課題。代理主席，我完全理解到，業界擔心智能化需要投入的不止是金錢，亦不止限於硬件，軟件能否配合也是十分關鍵的因素。如果政府決心推動"再工業化"，我期望其角色應更積極主動，包括如吳永嘉議員剛才所提到，將法例和法規與時並進地修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在去年3月21日的網誌提到一點，我十分認同。香港製造業在1980年代末遷移到內地後，不但失去近100萬個製造業職位，也一併失去了工業研發與工程設計的優勢，繼而步入"去工業化"的階段。反之，歐美國家一直將工業研發和工程設計的實力保留於本土，以蘋果的iPhone為例，雖然很多的硬件都在中國內地生產，但iPhone的設計、研發和軟件等核心工序仍然在美國的蘋果基地進行。所以，香港如果要重振工業，應該從掌握核心的研發做起。可喜的是，本屆政府的施政報告已經積極推動創新科技，預算案亦預留額外500億元支援創新發展，向正確的方向前進。香港要"再工業化"，其實人才的培訓很重要。我們需要將職前教育與企業智能化的管理接軌，改變青年人對工業的傳統印象，讓年青一代結合科技等創新元素，將他們的創意融入傳統工業當中，才能讓"香港製造"的品牌光芒重現。施政報告和預算案對人才培訓方面有回應，但細節鋪排上似乎未夠扎實。如果香港要落實"工業4.0"，則其定位如何，又或需要建立哪類高增值的製造產業，以及如何更好地匯聚人才，這些都急待政府和業界思考，並盡快作出決定。

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在2014年3月也曾動議一項題為"鼓勵工業界回流發展，令本港產業更多元化"的議案。

國內當時實施改革開放，工資廉宜，可提供勞動力；但今時今日，國內工資絕不廉宜，國家亦傾向提升科研發展。

當然，我代表紡織及製衣界別，紡紗是其中一部分。

現時該家香港企業與研發中心合作，在大埔工業邨3萬平方呎地方設立的3條生產線已準備就緒。

這是一宗很好的例子，採用香港科研技術、香港公司投資、香港生產及香港製造，是傳統產業"再工業化"的最佳例子，而且還很成功，已有訂單。該公司於3個月後開啟生產線後，準備在香港再投資另外10條生產線，用地則要再跟大埔科學園商討。上述3條生產線仍未能啟動的原因，是政府內部有很多問題，令租約仍未能簽訂。選址已定，準備裝修，卻因政府內部問題，令租約未能簽訂，麻煩局長快速解決這問題。

我再舉兩個例子，也是研發中心研發的科技。首先是發熱纖維，可以混合紗線一起織製成毛衣，完成後可連接一個power bank，令毛衣可以發熱保暖。

如果該間紡紗廠真是完全能自行作主，半年前已開業了，現在則可能要再等3個月甚至半年才能開業，等的就是一份尚待解決的租約。

代理主席，經歷金融風暴的巨大衝擊後，相信大家也明白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堅實的實體經濟作支撐。所以，全球經濟強國在金融海嘯後，都重新以"實體經濟"和"再工業化"作為國家發展的新方向。早前，特區政府就我提出有關工業發展的質詢，在回答時強調創新及科技局會致力推動"再工業化"，鼓勵發展一些不需要大量土地資源，而是利用智能生產、數據分析或物聯網的高增值產業或生產工序，協助香港邁向科技型經濟。事實上，發展創新科技已是世界經濟潮流，也是大勢所趨，但我們如何才可有效利用創新科技，為本港工業再創輝煌，這便是我們必須研究和做好的。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加大對創新科技的具體投入。當中，我特別強調在科研人才方面，如何培育人才尤其重要。我們支持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啟動"科技專才培育計劃"，包括推出"博士專才庫"計劃及擴大現時的"實習研究員計劃"，培育更多科技人才，並資助企業人員接受如"工業4.0"的先進製造技術培訓。此外，政府亦應繼續積極推動STEM教育，即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教育，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和基礎。除培訓及保留本地人才外，亦要適當引入外來人才，匯聚科技人才，吸引科技公司落戶，這都很重要，亦可以藉此帶來新科技、新知識，並創造多元就業機會。可是，有國際機構管理人員認為，本港雖然具有良好專業服務及簡單稅制等優勢，但由於住屋成本高企，因而難以吸引專才。事實上，政府當局亦明白，房屋問題是吸引和挽留人才的重要因素，故此在建設科學園時便有"創新斗室"的構思，以優惠租金為專才解決住屋問題及減輕他們的負擔。然而，"創新斗室"的數目和租賃期均有限制，未必可以滿足未來人才的延續需要。

我們相信，香港應該有其他優良條件可以吸引和挽留人才。此外，政府亦可考慮制訂針對性的輸入相關高端科技人才政策，並簡化手續，希望藉着不同建議和政策，真正達到在環球知識型經濟中為香港匯聚人才，創造優勢和發展。此外，我必須強調，創新科技亦應適用於中小型企業。事實上，不少國家和地區均有針對中小企"再工業化"的政策，政府有責任為本港的中小企投入更多資源，讓中小企藉創新科技進行發展。許多中小企具備生產條件，可以快速把科學技術轉為生產力，只是礙於沒有充足資源拓展。

透過發展不同的智能製造和管理模式，再結合其自身業務和行業情況，相信中小企可以開發出有用商品，為社會經濟帶來益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並支持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

代理主席，香港依靠輕工業和製造業起家，但在1980年代起工業北移，本地生產線逐步遷移國內，在一些地方較大、租金較便宜及人工成本較低的地方運作，只保留設計和研發等工序在本地進行。自此，香港經濟開始轉型，逐步過渡至以服務業和金融業為主。在數據上，香港工業所佔GDP比例亦從1997年的6.1%，逐步下降至去年的1.1%。上屆政府提出香港"再工業化"的目標，希望以此作為新經濟增長點。時至今日，我們談"再工業化"，當然不是指要把已轉移至內地，甚至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生產線搬回香港。事實上，香港缺乏土地、人工成本高，從事工業勞動的人口極少，我們難以再走回頭路。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產業競賽模式已由早期工業化的大量和密集式生產，演變成腦力與創意的競爭，藉以推動高科技的發展。正如多位同事及政府當局指出，香港在"再工業化"上有一定優勢，例如港資廠商在國內及東南亞設有不少大型工廠，可結合本地完善的採購和營銷網絡，以及資訊科技建設及"香港製造"品牌的口碑。要把握自身優勢並進一步發展，就必須依靠政府牽頭，從加強政策及財政支援方面着手規劃，例如為"香港製造"的品牌增值；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商機，開拓市場並加以推廣；以及促進"大數據"等技術應用，鼓勵開發和研究，協助工業升級轉型，長遠建立高增值的製造業。我對於吳永嘉議員動議的原議案，以及其他議員的修正案沒有太大異議。接下來，我想特別針對譚文豪議員關於藝術文創產業的修正案提出我的觀點。事實上，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在回歸前一直被歸類為創意工業，包括影視、音樂、動漫和出版等傳統產業，曾經創造出輝煌的成績。可是，最近10多年，由於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落後，以及來自鄰近地區的競爭，本地創意工業已經輝煌不再，正面對轉型升級的艱難挑戰。與此同時，本港亦出現了一些文化技術產業，例如舞台、演出、數碼娛樂及電子遊戲競技等新發展苗頭。正如我剛才提到，本地工業早於三四十年前已大量北移。現在尚餘約1,400幢工廈當中，十之八九已不再用作工業用途。這些工廈的空間，卻促成了不少文化藝術團體的發展。事實上，自我10多年前擔任藝術發展局主席以來，一直向政府提出調整工廈政策的建議，旨在促進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卻一直未獲政府認真看待。直至上屆政府才表示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三年前，時任發展局局長明言會盡量放寬工廈作文化藝術用途；新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其參選政綱及施政報告中，亦提到會探討容許工廈較低層空間作非工業用途，以及檢討土地契約下"工業"和"倉庫"用途的定義和涵蓋面，但有關說法卻一直只聞樓梯響。事實上，當局從來沒有立法賦予相關藝術文化創意團體合法的生存空間，令這些團體多年來只可以在灰色地帶營運。更加無奈的是，在一場工廈迷你倉大火後，政府加強了對工廈違契用途的執法......

我希望你返回"再工業化"的辯論議題。
主席，我想指出，譚文豪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政府應提供政策支援，以支持藝術文創產業的'再工業化'，讓有關產業在合適工業用地製造及發布藝術文創產品"。

主席，政府未有回應本地文化創意產業所面對的困境及持份者的訴求，亦未有兌現放寬工廈用途的承諾，對工廈用途的定義亦一成不變。我過往多次要求政府當局善用工廈單位，對安全風險較低的工廈採取特別措施，讓業主可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豁免書，修改地契作文化、藝術創意用途，並豁免收取相關費用，簡化有關程序，但一直得不到政府當局的正面回應。政府先前公布的施政報告表示，會考慮重啟工廈活化計劃，並探討如何在計劃下為個別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例如文化、藝術、創意產業——以及社區設施，提供合法及安全的運作空間。可是，對業界而言，這項建議也有隱憂，因為舊有的活化工廈計劃，正正就是推高工廈租金、令部分業界團體無奈遷出工廈的元兇。我想藉今天議案辯論的機會，再次促請當局，在再推行活化工廈政策的同時，應該謹慎行事，特別要避免重蹈覆轍。當局應採取措施，要求活化工廈申請者預留空間作文化藝術及體育用途，為業界預留發展空間，以實際行動支持藝術文化創意產業的"再工業化"。

因此，我希望你作出明確的指引，究竟我可否就我的修正案發言......

梁美芬議員，請發言。這不是規程問題。
我發言提到支持藝術文創產業......

主席，我希望你想清楚。

主席，我留意到今天的發言稿在2017年10月17日已經備妥，結果等了接近半年或5個月時間才有機會用到。我希望日後會有更多機會討論議員關心的議題，而這次我們終於有機會就吳永嘉議員所提出有關"再工業化"的議案發言，是一個好的開始。主席，任何地方或國家必須有工業才有"底氣"。

我想在今天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希望政府可以幫忙想一想。

我們應擁有這種創新精神，而創新除了我們經常說的AI外，還包括文化。

我希望這類具香港特色的產品可以盡快在市場上出現......

主席，我認同香港未來應該朝向"再工業化"的方向發展。香港曾有"亞洲四小龍"之稱，工業發展蓬勃，但可惜由於生產成本上漲，1980年代掀起了工廠北移潮。自此以後，產業走向單一化，過度依賴金融、地產業等泡沫經濟，炒樓炒股成風，其他行業卻水盡鵝飛。前特首董建華曾經說要打造中藥港，又說要興建數碼港及科學園等；另一位特首梁振英則說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發展高增值產業；今屆林鄭特首更說要成立創新科技督導委員會，但說來說去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創科依舊毫無起色。我們當然明白搞創科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但搞了20年都沒有顯著進步，這便是很大問題，反映政府雖然不斷推出創科政策，但一直以來都沒有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香港的創新科技之所以一直停滯不前，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沒有投放足夠的資源，也沒有推出適當的政策配合。

幸好，罵了多年，今屆特首終於在施政報告提出，在2022年前將研發開支大幅增至GDP的1.5%。在剛出台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亦一口氣"豪擲"500億元發展創科產業，令人感覺他非常有決心。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錢是否用得其所及能否成功帶動創科發展，但在在都令人質疑。首先，在500億元撥款中，有200億元是用於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事實上，早於回歸前，董建華已提出"數碼新紀元"，而政府過去亦已投放不少金錢大興土木，例如興建科學園、數碼港等。但是，大家也看到，數碼港和科學園均門庭冷落。有地、有基建卻沒有政策及人才配合，以致很多公司或企業感到心灰意冷。

如果河套區是所謂的"港深共同發展"，那麼當香港政府投入200億元時，深圳政府的角色和責任又是甚麼？

不是說基建不重要，問題是政府不斷搞各式各樣的基建，但全部大而無當，例如港珠澳大橋及高鐵等"大白象"工程，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在既陳舊又慢熱的官僚思維下，我很擔心政府只會重蹈覆轍，始終無法搞起創科發展。除了批出大筆撥款搞基建外，在現階段還有甚麼實質政策可以協助業界？政府將動用100億元支援科技園內的公司，但詳情同樣欠奉，而且園內的公司亦未必能夠受惠。又例如，政府要建設智慧城市，首先必須開放數據。可是，業界爭取多年，政府依然愛理不理。去年，有機構評核全球多個地區在開放數據方面的表現，結果香港排名第二十四位，遠遠落後於鄰近的台灣、日本及新加坡。

事實上，香港確有很多工業可以發展，但政府卻沒有用心去做。

"再工業化"必須靠政府推動，但政府的取態已非常清楚。當局說藝術工業或文化創意產業與"再工業化"無關，但創科工業則有關。

談及"再工業化"，問題之一，是無地，政府最喜歡說香港有土地問題，記得嗎？這是梁振英的口頭禪。第二，無人手。

我懷疑不是純粹搞創科工業，仍然還有小量的高等教育成分，但是，這種完全一面倒的態度甚是嚇人。不知道大家有否留意河套有87公頃，大小相等於4個大埔科學園。

對於鍾國斌議員有關大埔工業邨的一套說法，我希望局長在最後回應時，除了告訴我們創科工業發展是多麼偉大，多有遠見，政府絕對有信心、有決心"再工業化"外，亦請談談如何放寬工業邨和工廠大廈的用途。

主席，現時全球各國均積極發展以創新科技為主導的高增值製造業，推動傳統製造業轉至智能生產，發展高增值的科技產業和生產工序，進行"再工業化"，即現時經常聽到的"工業4.0"。這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全球發展大趨勢。不同國家和地區有否做好準備，包括政府有否在政策和措施上，為"再工業化"提供適切及全方位的支援至為重要。所以，我支持吳永嘉議員提出的議案，促請政府構建全方位的"再工業化"政策體系，為本港企業和在海內、海外設廠的港商提供更多支援，推動產業多元化發展，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主席，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3月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把珠三角區域打造成為《中國製造2025》轉型升級示範區和世界先進製造業基地。《中國製造2025》行動計劃正是在"工業4.0"浪潮之下提出，目標是透過創新科技、廣泛應用智能技術和生產程序、提升基礎和高科技工業，希望在10年之後，把中國由"製造大國"轉型為"製造強國"。

他又說芯片技術的突破、機械人與智能製造的突破、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將會是驅動大灣區、驅動智能時代發展最有力的發動機。

早晨，我們討論香港"再工業化"的問題，其實是在討論香港的產業轉型和工業復興。

我這樣說，大家可能會認為我又在討論高地價政策或租金昂貴的問題等，但事實並不是這麼簡單。首先，我們要認清香港工業現正面對的一些狀況。大部分香港人也會認為香港已經沒有甚麼工業，或已經沒有工業存在，但其實香港有數門工業，我們應該更為重視。

過去香港的工業發展非常輝煌，但現在卻沉寂下來，希望將來可發展得更好。回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製造業確實非常輝煌，無論是電子、塑膠、成衣、玩具等，均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亦造就了大量就業機會。可是，到了1980、1990年代，香港經濟出現重大轉型，工廠及工業北移，製造業由當年佔本地生產總值約30%，下降至今時今日只剩下1.2%。製造業就業人數亦少於10萬人。電子從業員現時只有3,000多人，紡織業只有2,000多人，成衣方面稍為多一點，有4,000多人。現時只有從事印刷和食品製造兩個行業的人數較多，分別有1萬多人和2萬多人，但這些行業均稱不上是高端科技及高增值的行業。現時香港產業單一，工業"空洞化"，過度倚賴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和地產，令職位選擇減少，間接造成過去10多年的工資實質增幅幾乎原地踏步。香港工業式微至今時今日這種情況，要開展"再工業化"，其實是一項極大的工程，因為很多基本產業鏈已消失。以深圳為例，當地工業由設計、模具、製造、推廣及物聯網發配均一手包辦。

首先，在政策推動方面，稅務安排非常重要，能產生即時的效果。香港過去奉行簡單低稅率制度。為了透過稅制吸引工業發展，我們必需推出針對性措施，例如提供扣稅優惠。

如要推動創新科研的投資，不能單靠政府，私人企業的積極參與亦很重要。

例如首200萬元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獲300%扣稅，餘額則獲200%扣稅。我們希望有關措施能盡快實施，而扣稅幅度及範疇則可稍為加大，申請手續亦不宜過於繁複。其實，在香港眾多社會問題當中，土地問題始終是重中之重；"再工業化"同樣需要土地供應。例如，較遠的供應有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較近的有香港科技園及現有的工業邨用地。這些土地均用作發展高新科技為主，但工聯會同樣非常關注現有工廈的運用。工聯會就"再工業化"政策的構思，不單局限於高科技及創新科技的發展。我們認為，"再工業化"亦涵蓋以技術及手藝為主的生產，例如珠寶、鐘錶及製衣，尤其是一些個性化及替客戶度身訂造的產品，均具備傳統優勢。然而，很可惜，這些新興的工藝性工業大多無法在工廈生存，因為現時工廈地契條款訂明，工廈只用作工業用途，而工業用途的定義卻非常狹窄。基本上，條款規定必須有生產工序在處所進行。

可想而知，我們現時對工業用途的定義非常狹窄。因此，政府必須檢討過去數十年前就工業用途所設的定義，以配合時代的發展。另一個例子是產品設計。

當局可否也視作工業化生產過程的重要部分，讓這些行業能夠在工廈經營？在培訓人才方面，香港過去的教育均重文商、輕學理，專上教育學位以大學學位為主，而職業教育只佔26%。這個比例與瑞士及新加坡剛好相反。這些重視工業發展的國家，注重人才培養，職業教育學位佔整體學位七成多。職業教育學位能培訓掌握技術及專門知識的人才，對於"再工業化"非常重要。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去年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顯示，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分別位列第二十六及第三十位，可見香港學術界的科研能力相當不錯。不過，香港在過去20多年爭拗不斷，蹉跎了不少歲月，以致各行各業均呈現衰退現象。由於錯過了不少機會，加上人才流失，本港與內地及鄰近地區相比，實在是大落後。

主席，今天的議題是"再工業化"。

或許這些中小企名不見經傳，不是我們能夠隨口說出的大品牌，但每間企業都能製造出優秀產品。《哈佛商業評論》曾多次對德國這類型的中小企進行深入分析及評論，請容許我在此稍作引述。

可想而知，這些中小企肩負支撐國內經濟的責任。

我們可能會問，如何能夠做到這麼低的員工流失率？除了令員工對企業有一定歸屬感外，更重要的是企業能與員工甘苦與共。

其實，德國的做法有利於企業的真正發展。

如果大家能夠為了香港的"再工業化"以長遠眼光做事，我相信香港會成功。
主席，我發言支持今天這項有關"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的議案。無可否認，香港過去多年的產業發展過於單一，製造業每況愈下，導致經濟未能多元發展，惠及社會各階層。因此，我歡迎政府明確表示"再工業化有潛力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然而，要推動及落實"再工業化"，單靠宣布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是否足夠？正如吳永嘉議員指出，要有效推動"再工業化"，是需要多個部門及跨局參與、配合和合作的。主席，"再工業化"固然需要創新和科技配合，從而提升產值，但我不希望看到"再工業化"只是再次集中於推動創新和科技行業，而是應該同時發展智能、綠色環保工業和產業。要有效推動"再工業化"，政府須在政策、制度及法規上配合，而足夠和合適的人才、土地及房屋供應亦不可缺少。

舉例來說，文化音樂產業和數據分析應用應否列作"工業"？

主席，我想在此強調地契的影響力。眾所周知，地契的年期相當長，動輒長達數十年，但地契所訂的土地用途，包括工業用途，往往建基於土地過去的用途，並無前瞻性。

"再工業化"如何可以提升效率？

雖然政府曾在1997年進行有關工業用地的研究，並於1999年完成檢討工業用地策略，訂出"商貿地帶"用途，但屈指一算，檢討至今已有20年之久，我認為政府實有必要重新檢討，特別是檢討很多議員提到的"工業"定義。

要有效推動"再工業化"，我促請政府重新檢討現行的"工業"定義，並在地契上作出配合，同時亦要釐清不同部門的責任，使"再工業化"可以更有效地推行。要有效推動"再工業化"，我促請政府重新檢討現行的"工業"定義，並在地契上作出配合，同時亦要釐清不同部門的責任，使"再工業化"可以更有效地推行。

代理主席，這項議案等了大半年，現在終於可以進行辯論了。我這份塵封已久的發言稿亦重見天日，吳永嘉議員也終於能夠在這裏跟大家討論。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關於吳議員今次這項議案，我想解釋清楚的是，我們今天要否決或討論的不是應否實現"再工業化"，而是工業化的內涵是甚麼？因為做與不做不應再進行大討論，對於香港有益的事情，我們應該去做，這是我們的原則。創新及科技局或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所說的"再工業化"和"工業4.0"計劃的內涵，究竟是甚麼？我覺得這才是值得深入討論的事情。首先，我們要確保在實現"再工業化"的過程中，香港人亦即本地人確實能夠得到好處，尤其是在就業方面和就業質素方面，香港人能夠受惠。同時，我們要討論或思考"再工業化"的最終效果。尤其是我們曾經經歷過董建華年代的數碼港，對於香港人來說，這些驟耳聽來美輪美奐的口號最後會否變質，才是真正的重點。就《香港2030+》策略規劃進行的諮詢，我們看到新界北新發展區可容納250,000至300,000人口，而區內的新增職位竟多達215,000個，連同洪水橋規劃的100,000個職位，以及未來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40,000個職位，將會增加近400,000個職位。

根據過往經驗，香港經常須向內地求助，因為內地成本較低。但是，令人憂慮的是，根據過往經驗，這種先在香港進行研究，然後在內地製造的做法，最大的得益者往往是內地，因為內地的製造業有足夠實力。但是，在"再工業化"年代或21世紀年代，香港是否適合繼續採用這種模式，我希望局長就這一點向我們交代。

即使香港極有創意，但若內地的知識產權意識仍舊薄弱，那麼內地能否真的提供相關協助？我希望局方能向本會交代。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教授曾經指出，大學教育中的應用比例加重，即使科研也不是單單搞尖端的基礎研究，而是有更大的廣度，也要與社會發展結合。香港的大學以往着重培養公務員，近20年轉為培養工商服務人才，最近卻似乎失去關連社會的因素。代理主席，本地大學的教育方針已對香港的科研發展潛能造成影響，而針對這個問題，香港政府又有甚麼對策呢？我們是否只能無止境引入內地優秀人才，而不理會本地人才或對他們有所虧欠呢？我相信楊局長今天未必能代教育局解答這項問題，但我希望局長向政府反映這些憂慮。說到底，即使我們談"再工業化"，繼續叫喊美輪美奐的口號，但最終也需人才推動。如果香港缺乏本地人才，只能依靠從外地引入專才，這些無根的專才最後也可能離開香港。

政府嘗試告訴我們，河套區是重點創新工業發展區域，我們必須進行很多基礎建設為河套區做準備，但我想問政府：馬料水的科學園是否同樣重要呢？

這做法是否跟政府現在嘗試說服我們河套區十分重要的這個理念相違背呢？

代理主席，我重申我們並非否定香港須實現"再工業化"，而是希望提出落實"再工業化"前，須考慮剛才提到的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政策應否互相配合。我們不能空中樓閣或割裂地只談科技，我們必須有一套完整的策略。我希望我們提出的口號不會變成空中樓閣。所以，代理主席，我希望局長稍後能詳細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和清晰交代。公民黨贊同吳永嘉議員的原議案，並且支持梁繼昌議員、胡志偉議員、莫乃光議員及譚文豪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先點出引言，就是要弄清楚何謂"再工業化"。一個政策倡議要能做到位，最重要是理解倡議背後的精神及含意，而所謂"再工業化"的意義究竟是甚麼呢？根據政府的說法，驅動"再工業化"是要引進及發展適合香港的高端製造業，將高增值的生產部分在香港進行，令香港製造業發展重拾升軌，推動經濟增長及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事實上，對於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優質就業機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定必大力贊成，但對所謂引進適合香港的高端製造業這一點，我們則有所保留。當然，如政府可以透過一系列支援政策，以吸引國內外企業把部分生產程序搬往香港進行的話，增加就業機會，這絕非壞事。然而，我們有所保留的原因，在於我們質疑"再工業化"是否應只限於高端製造業。

整個"再工業化"是一個演進的過程，需要持續的介入，而並非一步到位。說得直接一點，"再工業化"要成功的話，就要有工業。如果沒有傳統製造業作為承托的根基，"再工業化"只是一句空洞的口號。本港的情況不能直接與外國相比，為何我這樣說呢？香港今時今日有390多萬勞動人口，大概只有3.2%是從事製造業，而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只有1%，可見本港製造業不單規模極小，在我心中更可謂接近奄奄一息。因此，我們認為如果政府是有心做好"再工業化"的話，便絕對不能奢望集中發展創科或高端產業可以一步登天。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採用不同手段，支援本地傳統製造業及既有的優勢產業，例如物流，令"再工業化"有更堅實的基礎。事實上，香港一些傳統製造業在國際上享負盛名，大家也認識"Made in Hong Kong"的品牌，例如紡織、製衣及鐘錶，而香港近年亦有珠寶、高端服裝等，在國際市場上，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追捧。政府如可推出一系列政策輔助這些優勢產業，其實也是帶動"再工業化"的一個起點。當然，不得不提的是香港的造船業，我本身也是一名"香港仔"。大家最近發現鴨脷洲一帶的造船業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因為很多漁船也轉到內地維修。香港的船廠現時主要維修一些必要的船隻，例如領航船及遊船。最近，我發現有一船廠租戶是來自外國著名遊艇品牌，是首個在港設有海外專利維修站的品牌。

代理主席，香港有內需，必須做好環保工業，但香港政府除提供一些貸款服務之外，似乎再沒有其他配套。要重振香港的製造業，不能單把外國的政策和經驗"搬字過紙"，因為香港曾經"斷纜"。我認為好像學習太極般，我們不能只學其形，還要學其神。因此，我希望政府不要經常"練精學懶"。最後，我衷心希望"再工業化"不會淪為一個"高大空"的口號，希望當局推出實際的政策，為有潛力的製造業、創新科技發展及傳統製造業提供適當的支援，從而增加本港產業的發展機會。
代理主席，這項有關"再工業化"的議案本來在一年前便應該辯論。對於任何對香港經濟有利的政策和措施，我認為越早討論越好，越多討論更好。我是工業界出身，對於"再工業化"'固然大力支持。但要香港"再工業化"，實在知易行難。特區政府必須給予足夠支援，才可以奮起直追。代理主席，工業曾經是香港經濟起飛的主要動力，為香港累積財富，以致對內地的改革開放亦作出重大貢獻。時移世易，自從當年香港工業北上之後，香港傳統工業可以說是一去不返。隨着創新科技及互聯網的普及，傳統工業面對巨大的挑戰。德國政府早於2013年提出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工業4.0"的概念，目的是以大量生產轉化為客製化生產。國家在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規劃，目的也是將原來的勞動密集型工業重新定位，希望由製造大國發展成為製造強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大量的創新科技園和工業園亦在內地不同城市陸續出現，資金、土地、政府政策支持不在話下，不少園區已經具備完備的計劃及相當的規模。特區政府去年4月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統籌創新科技發展及"再工業化"的進程。從政府層面來說，我們仍處於統籌及"腦震盪"的階段，未見有具體規劃及配套。這是香港推動"再工業化"的第一個難題，也就是起步難。其次，政府的政策及支援應該做得更多，亦可以做得更好。首先，我很歡迎新一屆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為企業的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的稅務扣減，鼓勵企業增加科技研發的投入。隨着香港經濟結構的轉型，製造業對香港經濟貢獻的比重越來越少，研發上缺乏需求，因此企業對研發的投入動力不高。雖然政府多年前設立創新及科技基金，以及一系列的中小企融資計劃及品牌推廣基金，但業界反映普及率不高，使用率不足，支援亦不夠，申請手續又繁瑣，企業並無太大誘因申請這些基金用作升級轉型。可是，即使政府提供這樣細微的支持，社會上亦有聲音質疑為何要用納稅人的錢給商人用來做生意。對於這些質疑，我覺得只是這些人吹毛求疵。做生意的都是納稅人，政府要努力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加強配套，讓他們有盈利，然後才可以交更多稅款，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任由他們自生自滅，最終受損的又是誰呢？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讓高端製造業回流香港，但地從何來呢？根據規劃署的《檢討甲級寫字樓、商貿及工業用地的需求》顧問報告推算，無論是傳統工業或數據中心、現代物流、檢測認證這些特殊工業的兩類用地，都會在短中長期出現短缺。"再工業化"的錢從何來？地從何來？如何產生協同效應？政府是否應該盡快開拓更多土地資源，配合社會的全面需要呢？再者，政府必須解決人才短缺及研發應用的問題。根據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製造業回流香港研究報告》，多個行業均面臨斷層問題，很多"老師傅"即將退休，入行的新人又少。雖然職業訓練局已經有相應的學徒計劃，但要學徒獨當一面，還需要時間磨練。除了這些技術工人之外，本港在大學內從事科研和研發的人才，我認為可以增加。但是，如何吸引這些科研人才，便利他們來香港做科研呢？除了要有物質條件，亦要有科研的氣氛，才可以做得到。即使人才到位，技術成熟，但如何將技術應用及商品化呢？創新及科技局預留5億元啟動"科技專才培育計劃"，並會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先進製造技術，尤其是"工業4.0"的培訓。我期待創科局可以就這些措施盡快向業界介紹及推廣。科技日新月異，技術不斷革新，當我們遇到新科技時，會產生新的問題，政府不應該以舊思維、舊條例作出掣肘，而是要"think out of the box"，為新科技的應用創造好的條件。代理主席，知識型經濟的年代已經來臨，除了政府支持之外，社會各界亦應該集中精力，減少爭拗，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及科研環境，令香港可以匯聚人才、把握機會、重塑優勢，全面提升競爭力。

代理主席，我首先多謝吳永嘉議員提出這項議題。在香港這個畸形社會中，從事實業的人好像已成為罕有動物，因為在香港，我相信不論是大財團或很多普通人，現時最崇尚的是很多其他賺快錢的方法，這也是政府在有意無意間造成的，因為高地價政策正正推動了香港很多經濟發展，於是我們最敬佩的當然不是實業家，而有多少人認識廠家呢？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四大家族，即李嘉誠、李兆基和郭氏家族等，他們都是"炒樓"和從事地產致富的。

吳永嘉議員可能也明白，現時政府正在做的事，很多與工業化背道而馳，我所指的是土地。以往很多人能在工廠區以較低廉的租金或成本經營工廠，但現時政府的政策已將傳統工業區推向邊緣。大家看見九龍東和觀塘等全部都已變成甲級寫字樓，如果真的要經營工廠，在那些地區根本無法生存。

因為他們相信"香港製造"這幾個字。

這其實是可以明顯吸納很多年輕人投身的行業。大家看看較大的經濟體，例如北歐甚至西歐，其實他們從沒放棄工業。雖然他們科技化的程度較香港高不知多少倍，但他們有否放棄工業化呢？

他們可能不喜歡"炒樓"或"炒股票"，沒有能力加入其他行業，亦未必喜歡從事服務業；他們在工廠內工作得很快樂。

但是，我仍然會支持今天的原議案。

他們從不同專業、多元角度提出的建議非常具建設性，令人耳目一新。同時，提出修正案的7位同事分別來自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香港經濟民生聯盟、香港工會聯合會、公民黨、民主黨和公共專業聯盟，大家均認同"再工業化"這個大方向。對於這種由跨黨派、跨專業凝聚而成的民意，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絕對不可以蹉跎歲月。

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基本上不離"創造就業機會"的原則，而他亦提到復興"香港製造"這品牌，我對此十分認同。至於蔣麗芸議員和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當中特別提到香港"再工業化"應配合和利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國策，我亦深表贊同。因此，我建議對以上3項修正案投贊成票。莫乃光議員的修正案相對簡單，只強調以資訊科技實現智能化及自動化的重要性，並提倡加強培訓"再工業化"所需的科技人才。雖然他的修正案與我提出的原議案的字眼原意有輕微差異，但原則上，我亦認為值得支持。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的建議包括推動傳統工業升級轉型、開放大數據應用、發展新產業鏈及建立工業生產人才庫等，我總體上亦非常歡迎。此外，我基本上理解譚文豪議員提出關乎支持藝術文創產業的方案，例如他提到一些小批量生產的傳統手工藝，其實均涉及產品的生產。當然，我理解到一些音樂表演或樂隊表演可能與工業沒有太大關係，但如果我們可以適當區分文化創意產業中涉及產品製造的範疇和不涉及產品製造的範疇，即非工業範疇，其實我認為文創產業的發展也是值得支持的。最後，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主要刪除了原議案中"為離岸製造生產的港資廠商提供稅務支援"的措辭。其實，這是工業界多年來一直提出的訴求。因此，在照顧業界生計和利益的大前提下，我恐怕無法支持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何啟明議員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吳永嘉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啟明議員就吳永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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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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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的修正案其實只刪除了有關離岸稅務支援的措辭，與蔣麗芸議員提到的"為本地高科技生產商提供稅務支援，以增加投資誘因"完全並行不悖，只不過在離岸方面，基於......我們的稅收問題，我有所保留。因此，我不明白為何蔣麗芸議員表示不會支持我的修正案。我希望各位議員也會同樣支持我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繼昌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修正的吳永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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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就吳永嘉議員的原議案，我主要提出了3項修正。原議案提到"促請政府適時檢討並提升'再工業化'政策的定位"，我將"適時"兩字刪去，因為最重要的是"再工業化"這個問題已拖延很久，如再不加快訂立相關政策，恐怕"再工業化"未啟動，"零工業化"已來臨。此外，我亦在原議案中加入了一段："政府亦須因應全球市場的需求變化、技術和成本競爭力、人才數量和質素，以及利用'一帶一路'的發展趨勢及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優勢，訂出推動'再工業化'的戰略及聚焦重點"。我加入這一段，旨在說明製造業須視乎市場變化，如本地競爭條件、生產能力、人才儲備、上游和下游的配套措施，才能知道可以發展的方向，共同瞄準同一方向，集中火力，聚焦向大目標發展。我在原議案加入的最後一點是"研究為本地高科技生產商提供稅務支援，以增加投資誘因，從而鞏固香港'再工業化'的經濟根基及帶動產業多元化"。我加入這一點，旨在說明高科技產業日新月異，要不斷投入資源。我希望各位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多謝。

議員已獲通知，由於蔣麗芸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譚文豪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胡志偉議員，由於何啟明議員及蔣麗芸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啟明議員和蔣麗芸議員修正的吳永嘉議員議案。我的修正案主要想指出兩個很重要的觀點，便是政府一定要為整個"再工業化"政策訂出一個十分清晰的目標，並且以在香港建立科研及工業生產人才庫作為整體規劃的準則，這樣才能夠令香港實質受惠於"再工業化"，而不是把我們的人才庫向外送出，否則我們長遠的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胡志偉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及蔣麗芸議員修正的吳永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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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沒有保留我原修正案中對原議案的導言所作的修正，但保留了我原修正案中最核心的建議。我剛才在主體發言中已經解釋了這些建議背後的理據，亦相信這些建議有助大家進一步思考今天的課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蔣麗芸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吳永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啟明議員、蔣麗芸議員、胡志偉議員及盧偉國議員修正的吳永嘉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就經何啟明議員、蔣麗芸議員、胡志偉議員及盧偉國議員修正的吳永嘉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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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再次感謝7位同事提出修正案，以及各位同事踴躍發言。今次議案辯論帶出了很多新思維、新觀點，對於構建全方位"再工業化"政策體系定有相當的正面意義。我衷心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多謝。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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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何啟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縱使議案因為"拉布"拖延了1年，但現時仍屬好時機，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聽到"打工仔"的想法。整項議案貫徹一個原則，便是以人為本。

我們的上一輩以至現今的"打工仔"都日以繼夜地工作，不只為了多賺點錢，改善生活質素，同時也帶動香港經濟起飛，為下一代造就更多元化的出路，我們對社會作出貢獻，功不可沒。然而，隨着環境和時代變遷，我們的社會和政府對於這群出盡汗水的"打工仔"，尤其最基層和最前線的勞工並沒有特別感謝，甚至不把他們放在眼內，結果令他們成為這份財政預算案中被遺忘的一群。

我們可以透過工作改善生活嗎？似乎不能，因為我們的生活仍然捉襟見肘。

近年，"強資本，弱勞工"的情況越來越明顯，尤其在政府政策方面。關於改善營商環境的措施，如減免利得稅或其他稅項等很快便落實，但關於改善"打工仔"權益的措施卻要再三討論。舉個簡單例子，由上屆特區政府無視勞工界提出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的建議，到今屆政府表示會落實相關建議，但至今仍未提交方案，究竟要多少時間才付諸實行？又例如標準工時委員會提出的建議，竟然沒有標準工時的成分，純粹只有合約工時的成分。

香港工會聯合會認為，捍衞勞工權益，讓"打工仔"得到應有權利，已經刻不容緩。

代理主席，相信沒有人會否定，擬訂和落實勞工法例及相關條例，原意是保障僱員權益，讓他們享有合理待遇。

現行勞工法例可以用兩個詞語來形容——落後和不合時宜。例如最低工資，其立法原意旨在保障"打工仔"獲得合理水平的工資，唯最低工資委員會每兩年才進行一次檢討，以致最低工資水平持續滯後。在上述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局長也聽到了，其實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每次調升只能真正保障兩至3萬人，難道這就是設立最低工資的原意？又以標準工時為例，香港勞工界爭取多時，希望"打工仔"得以擺脫"日捱夜捱"的困境，香港不用長踞全球勞工工時排行榜榜首之位，僱員工作情況得以改善，唯特區政府卻無動於衷。反觀其他鄰近地區，如日本、台灣、澳門和南韓等均已制定標準工時，當中南韓早於1953年已實施相關法例，每周標準工時更由48小時減至2011年的40小時。

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產假應最少14周。

然而，我們的有薪產假待遇近20年沒有改變，一直只有10星期，支薪比例只有五分之四，跟放取病假一樣。再看看男士的侍產假，鄰近地區例如新加坡有7天，廣東省以至毗鄰香港的深圳更有10天全薪侍產假，讓丈夫助太太處理家中事務。香港數年前只有3天，檢討後只增加2天至5天，難道男士不可以為太太多出一分力嗎？

第二則報道關於去年建築工人因為工業意外而死亡的個案。

"人體從高處墮下"是建造業致命意外的主要類別，由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間，每年平均奪去11人性命，造成11個破碎家庭。相關死亡人數佔建造業意外死亡人數三成；去年由年初截至11月下旬，相關死亡個案已有8宗之多。

報道關於我和鄧家彪處理將軍澳醫院外判工人被拖欠遣散費而發起的工潮。政府外判工人其實為政府工作，為何會被拖欠遣散費，得不到最基本的法例保障？

我知道局長正在研究方法加以處理，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盡快解決，以免連政府外判工人也得不到法律保障。代理主席，檢討勞工法例無非為了改善"打工仔"的工作情況。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面對現實，承認現行勞工法例保障不足。我們必先承認這個問題，才能對症下藥，令300多萬名"打工仔"，以至整個勞工市場進而整個社會得益。有見及此，工聯會已在不同時間和場合，透過不同方法向政府提出不同檢討和修訂法例的建議，有關內容涵蓋僱員權益與待遇，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職業培訓政策及職業安全健康範疇等。

我們希望訂立法例，為在職婦女提供便利母乳餵哺的工作間和產後工作保障期。第三，加強在職培訓，修訂《學徒制度條例》中不合時宜的部分，並訂立法例，規定每年有薪培訓假期不少於3天。第四，重新審視有關職安健法例的條文，加強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第五，完善人力資源發展規劃，並就年齡歧視立法，推動及保障銀髮就業。第六，全面檢討政府外判制度的漏洞。最後是勞工界十分重視的問題，我們希望當局盡快檢討最低工資制度，做到"每年一檢"，並設立集體談判權制度。代理主席，其實就業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我們希望本屆政府能用心聆聽勞工的聲音，動腦筋思考勞工的需要，以行動改善勞工權益。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啟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4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陸頌雄議員、郭家麒議員、黃碧雲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何啟明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不過，老實說，如果工聯會的立場夠強硬、夠勇氣，其實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是應該放在原議案內的。老實說，大家都明白，今天的建制派口說支持勞工權益，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但這不要緊，今天我要回到這項議題的討論上。其實，香港雖然號稱亞洲國際城市，但在聯合國的評級上來說，如果就勞工權益保障而言，是不足夠的。我們在《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內，有兩年也是禪聯第一，我們甚至看到，在很多經濟評級上，例如最高自由度經濟體等，每次也是不斷上榜的。可是，這樣是否等於我們的勞工階層可以享受到經濟成果呢？

雖然叫喊了很多口號，包括甚麼"一帶一路"、"背靠祖國"等，香港最基層的"打工仔"，過去多年來其實仍然是被欺壓的一群。瑞士銀行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方，平均工時超過50小時，比全球平均時間36小時23分鐘多了39%，亦比法國巴黎全球最短的平均工時30小時50分鐘多19小時。結果，不單是"打工"的人，其實整個家庭也被犧牲。我們今天看到香港很多家庭問題、管教問題、很多糾紛，以及很多我們不想看到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長工時的影響，換來的是甚麼？

我們如何評論這件事呢？當然，我們希望真的可以好像這項議題般，"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我提出的其中一項修訂，便是"集體談判權"。香港是一個發達的商業社會，勞資雙方有不同意見，是很平常的。但是，勞工和基層欠缺保障，其中一種就是"集體談判權"。在勞工處網頁內提及的主要勞工法例當中，我們看到政府會為工人提供法例上最低的保障，包括《僱傭條例》、《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僱員補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最低工資條例》等。但是，在保障工人薪酬、假期、合約及工傷保險等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時，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也要依靠一個集體談判權，令整體勞工界有人代表。很可惜，隨着主權移歸，當時的臨時立法會令集體談判權消失了，而當我們與鄰近地區，包括澳洲、日本等比較時，我們也明白集體談判權是不應該消失的。當然，這裏我一定要提及工聯會。在當時，而我相信直到現在，我也聽到工聯會和前議員陳婉嫻對當時的決定表示遺憾。

我相信局長作為一位學者應該比我認識更清楚，這個滯後的最低工資檢討，受害的是最基層的人。首先，香港婦女可享有的有薪產假其實是很短的，只有10星期，落後於全世界158個地區。全球有51%國家的產假是14星期，即使是我們的祖國、強國或南韓的產假也有90天，新加坡則有16星期，但我們現時仍然只有10星期。我知道新政府有計劃檢討，不過我們聽到也不要感到高興，因為檢討需時，如果大家聽清楚"林鄭"或張建宗的談話，便知道是差不多要到本屆政府任期末段才有機會實行，我覺得這可能是連任工程的一部分工作。如果真的要實行，我相信無須拖5年。

第三，我想談談工業傷亡的責任。事實上，現時工業傷亡的責任，往往也是由那些最基層的"判頭"擔負。大家也知道，獲益最大的是總承建商，因為涉及數以百億元計的工程。根據現行勞工法例，斷斷沒有把這些始作俑者抓出來。我聽到政府一直對我們說要修改勞工法例，要這些總承建商問責，我期待政府認真交功課。

我們已清楚指出，這些零散工以在職婦女佔多，八成以上沒有勞工保障。所以，如果政府真的希望鼓勵釋放勞動力、鼓勵就業，同時令她們有足夠的保障，取消"4-1-18"連續性僱傭合約的規定是必不可少的。最後是標準工時。

代理主席，我對原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關於產假和侍產假。我們看到，直至目前為止，政府在家庭友善政策方面仍然不很友善。所以，我們希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可以在這方面多下點工夫。我們期望僱員能夠在工作與照顧家人之間取得平衡，而不需二擇其一：外出工作便無法照顧家庭；照顧家庭便無法工作。

民主黨一直提出兩項要求：第一、將法定產假由10周增加至14周，女性僱員可享全薪產假；第二、將法定侍產假由現行的3天增加至7天，男性僱員可享全薪侍產假。至於有關其他勞工權益法例的修訂建議，民主黨的尹兆堅議員稍後會再詳細闡述，在此我會集中討論我的修正案。先談產假，香港《僱傭條例》在1970年開始向懷孕女性僱員提供法定產假。連續受僱滿26星期的女性僱員，便可以享有"前四後六"，共10個星期的產假。

後來，《僱傭條例》在1981年進行修訂，連續受僱滿40星期的女性僱員，可享有薪產假，但當時法例規定產假只支薪三分之二，即產假期間僱員只獲支付三分之二的薪金。再過了10多年後，在1995年才改為支薪五分之四，仍然未有全薪分娩假。由1995年法例修訂到回歸後超過20年，我們再沒有檢討是否有空間可以延長產假。由1970年到現在2018年，經歷了48年，產假仍然維持在10個星期。

施政報告提到兩點：第一、勞工及福利局已經完成檢討法定侍產假的工作，初步建議將侍產假的日數由現時的3天增至5天；第二、勞工界及婦女界近年都有就改善女性僱員的產假福利提出建議，包括延長10星期的法定產假。

我希望局長在今屆任內和林鄭月娥一起努力，聆聽勞工界和婦女界的意見，盡快處理好這兩項工作。

所以，現在留下這條尾巴，我要再提出這項修正案......所以，民主黨提出侍產假不止由3天增至5天，我們的政網提倡7天侍產假。

雖然原議案本身是一些比較原則性的說法，而他的黨友陸頌雄議員亦提出一些修訂，但我不太注重這些技術細節，尤其是主席既然也容許他們這樣處理，我認為也沒有所謂，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贊同當中的內容。

相信局長及政府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主要針對的問題是甚麼？其實，在上屆政府上台時，我們都抱有很高期望，因為前特首進行了一場很好的選戰，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打"基層牌"，開了很多"空頭支票"，但很不幸，這種"口硬手軟"的做法，結果是很多事情最後也做不到。

最近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的一宗個案揭露了數個問題，包括集體談判權；資方強，勞工弱，沒有議價條件；工時長，甚至政府就一些特定行業訂立的規定，例如巴士司機的駕車時數，亦非常不合理，因為根據有關規定，司機駕駛10多小時也屬合理，只要不是連續工作及讓司機有休息時間便可，令人聽到也感到很心酸。上屆政府匆匆訂立合約工時，我們認為這其實很明顯是"搵笨"。當時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最後在很短時間內便通過合約工時，取代萬眾一直期待的標準工時概念。

老實說，正如我剛才也提及，而一些同事剛才發言時也說過，在權力不平衝的情況下，資方在一個極度強弱懸殊的狀態下，其實很容易在議價過程中"找着數"，難道工人可以不幹活嗎？我覺得對工友來說，這不是一個公平的議價市場。但是，政府卻很喜歡在這種情況下談市場而不談法例、不談政府介入。所以，我覺得局長亟需要盡快糾正這問題。

我們今天有很多討論，相信商界亦有不同意見。不過，局長請你留意，這一點很特別，因為最低限度我聽到商界大部分的人對此是有共識的。我知道其他方面，例如勞工顧問委員會，有不同意見，但如果局長留意或尊重議會內的商界代表——政府平時很尊重他們，沒理由這次不尊重他們——自由黨也認同這項民主黨共同提出的"基金池"概念。我覺得這其實是很值得考慮的做法，讓我們可以盡快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至於工傷方面，主席，我特別提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兩項條例，我也沒有時間詳細說明，但我想提出兩個案例，讓大家知道有關情況。根據現時的條例規定，如果有僱主違反相關條例，導致工友傷亡，最高罰款可達50萬元及監禁6個月。這聽起來好像很多錢，但如果大家想想，最高罰款只是50萬元，這即是說之前我們看到港珠澳大橋的意外，以至很多時候聽到的嚴重工業意外，即使有工友身亡，最高也只是賠償50萬元，而對於罔顧工業安全的僱主，最重也只是監禁6個月。

因此，我認為需要大幅提升有關罰則，亦希望律政司可以考慮在量刑指引上作出修訂。此外，有關集體談判權，我剛才也提到九巴的個案，這次事件真的相當經典，九巴固然扭盡六壬地想"走法律罅"，趁員工成立工會前解僱有關車長，以免違反歧視職工會的條例，但對於這宗個案，我記憶中特首好像也有作出回應，而羅致光局長以至張建宗司長也有出來表示關注，說不容許有人"走法律罅"，我記得局長說一定會查明。當然，我們知道當中是有一些"走法律罅"的技術位，但公道自在人心，它的動機很明顯便是要壓制工友的集體談判權。所以，香港一日未有法例及機制界定集體談判權，工友也是無法真正得到勞工保障。

主席，最後我想說兩點。就法定最低工資"一年一檢"，這也是很簡單易明的道理。

當中的理由很簡單，便是加價不會等人，如果生活費沒有相應增加，當其他物價指數上升時，工友的工資實際是滯後一年。

主席，我感謝何啟明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辯論，以及4位議員，包括陸頌雄議員、郭家麒議員、黃碧雲議員和尹兆堅議員提出修正案。經過多年來的改善，現行勞工法例的涵蓋層面已相當全面，當然今天大家提出的內容亦談到有一部分是否需要我們作出一些改善。我們現時的勞工法例本身已規範僱傭條件、維護僱員權益及確保職業安全與健康等範疇。一直以來，特區政府因應整體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步伐，在顧及僱員利益與僱主負擔能力的情況下，不時積極檢討勞工法例，以改善勞工權益及保障。在政府、勞資雙方及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努力下，特區政府近年繼續落實改善僱員法定保障，包括立法會於今年2月1日通過加強對職業介紹所規管的條例草案，以及上調《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條例》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的決議。這些成果顯示，我們不斷改善勞工權益，稍後有需要的話我會在總結發言時提供更多具體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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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在2018-2019財政年度的預算中預留150億元，配合落實取消"對沖"安排的相關措施，充分顯示本屆政府對取消"對沖"安排的決心。我們現在仍在努力，希望能夠提出一個能同時顧及勞工界及商界利益的方案，然後會諮詢勞資雙方等持份者。至於工時政策，我知道勞工界和商界對上屆政府就這項課題提出的立法方案有不同看法，本屆政府會衷心聽取勞資雙方的意見，致力尋求改善工時政策的可行方案。就如何處理這些"老、大、難"的勞工課題和其他涉及勞工範疇的議題，政府一定會充分與商界、勞工界及相關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致力推動勞資雙方以務實及互諒互讓的精神，因應本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循序漸進地改善僱員的法定權益。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後，我會更詳細作出回應。

主席，就捍衞勞工權益而言，我認為只要是真心從"打工仔女"的利益出發，議會是不應該分黨派的。因此，對於何啟明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我是支持的。早前，當我為這項議題作準備時，我寄望新一任特首林鄭月娥的班子會有新作風，特別希望他們在勞工政策上會有新作為。

可是，新一屆特首和其班子上場至今，結果是怎樣的呢？只有4個字，非常失望。現屆政府看似來勢洶洶，既說要改善民生，又說要有新思維，但在勞工政策上，至今毫無寸進，只是延續上屆梁振英政府偏幫商界的作風，拖得便拖，可避便避。對於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保、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等政策，均隻字不提。至於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據我們所知，至今仍然在"研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甚麼呢？便是特首林鄭的態度。

對於"打工仔"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有兩件事，第一，是工資和福利，第二，是勞動的尊嚴。令人遺憾的是，在香港這個自誇為"國際城市"的地方，這兩樣也是"打工仔"得不到的。現時香港勞工的權益，基本上單靠《僱傭條例》來維持或保障，但條例自上世紀訂立至今，其間只有枝節上的修訂，並無甚麼重大改變。主要原因在於香港的勞工政策一直以行政主導，而不是以集體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勞資關係。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而政府則一直以不干預自由市場運作為擋箭牌，以致勞工政策成為經濟政策的一部分，以不影響投資環境和不損害資方利益為大前提，變相任由工人被市場剝削。以勞工界近年提出的標準工時為例，政府以無法平衡勞資利益為理由，將標準工時無限期擱置，更提出一個"縮水版"的"合約工時"，魚目混珠，無視"打工仔女"在訂定合約時，根本沒有話事權。然而，政府完全不顧這種事實，任由僱主決定，試問這樣如何維護勞工權益呢？另一方面，香港的工會地位一直無法提升，尤其是獨立工會組織長期處於邊緣位置，資方一直不肯承認工會的地位，政府又不願意介入。這做法美其名是勞資雙方可以自願協商，但實質是任由資方欺壓工友，而不作任何管制。由於政府一直拒絕訂立集體談判權的法例，大部分企業也不會主動跟工會溝通或承認工會的地位，近期的九巴事件正是一例。九巴車長對薪酬調整有很多意見，但資方只是簡單和單方面與親建制工會達成協議，提出一些似乎是加薪，但實際上沒有加薪的方案，其他車長因而發動罷工，要求檢討，但資方並不承認他們的地位，最初更拒絕溝通。如果工會的地位在法例或社會上，一直無法提升，我們如何能與資方或管理階層議價呢？

當一個民選機構也無法超越勞顧會，試問我們如何能維護基本的勞工權益呢？政府經常把責任推卸給勞顧會，但勞顧會除了組成上有問題外，還要是閉門舉行會議的，沒有人知道討論內容，透明度並不高，而政府則跟勞顧會一唱一和。

所以，對於今次可以落實5天侍產假，民建聯表示歡迎。此外，我們亦歡迎政府開展把10星期法定產假延長的有關研究和工作，這些都是民建聯一直所爭取的。同時，民建聯亦希望政府能積極處理其外判制度、俗稱"4-18"的連續性合約條款及婦女就業等問題。

外判工人在薪酬、福利和職業安全等範疇均欠缺保障，而某些外判商違反合約規定或勞工法例，這些情況經常發生。

該小組會討論如何透過資源分配，協助部門改善投標制度，並計算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開支以保障勞工權益等，務求確保現時的勞工能獲得更合理的保障。儘管我們歡迎政府的檢討措施，但我們亦想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議。首先，我們認為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並不健康，可否改為以素質為本？此外，可否訂明，如果投標者提出的僱員工資水平高於最低工資，又或按有關行業的工資中位數釐定，便會獲得更高的分數？

接下來，我想談談"4-18"連續性合約條款。主席，自從實施最低工資後，清潔、飲食、保安等工種散工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一些僱主聘用大量兼職員工，利用"4-18"的漏洞，即不會聘用員工超過4星期，而員工每周工作亦不會超過18小時，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僱員便不能享有休息日及有薪法定假期等福利。

我相信這類僱主始終只屬少數，但無可否認，如果有這類僱主存在，當局便要密切關注。過往大家已就"4-18"連續性合約規定進行多次討論，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盡快諮詢公眾，檢討"4-18"連續性合約規定。此外，我們亦促請政府認真地加強巡查和執法，以確保《僱傭條例》對僱員的保障得以落實。

對於何啟明議員的原議案，我們民建聯予以支持。至於其他修正案，基於我們對某些內容持不同意見，因此我們民建聯會投棄權票。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感謝何啟明議員提出"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的議案。對於其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工黨均會支持。不過，在議會上提出這些議員議案，第一，沒有法律效力；第二，其實只是空談。事實上，這次九巴工潮最能清楚顯示今天"打工仔女"面對的情況。

在社會壓力下，九巴玩弄伎倆，車長的薪金本是底薪加獎勵金，現把獎勵金撥入底薪，取消獎勵金，便稱為加薪，當作改善待遇。

此外，我們關注到工時那麼長，不利車長的職安健。八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餘暇來陪伴家人和發展自己的興趣，這個主張我想在上世紀已提出。事實上，有關工時限制的法例在國際上已訂立超過100年。

這凸顯了——正如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所述——"強資本，弱勞工"的情況。

這同樣是荒天下之大謬，罷工要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進行，不是吧？罷工要首先得到僱主同意，又怎稱得上是罷工呢？

回歸後，臨時立法會立即廢法，至今我們仍然無法取回集體談判權。

政府明知現時所有政策也向僱主傾斜，便應撥亂反正，將基本權益交回勞方，便是這麼簡單。最後，在餘下那麼少的發言時間中，我呼籲建制派，尤其是香港工會聯合會，你們操控了絕大部分的選票，有能力跟政府議價，不要只在這些議案辯論中討論，要實實在在取回集體談判權......
張超雄議員，請停止發言。
主席，較早前，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約見勞工處處長，就改善勞工權益提出了10點意見。有關建議十分切合今天的辯論，我在此重申其中一些觀點。第一，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我歡迎政府預留150億元，重新檢討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勞工界基本上不同意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比例倒退。我們要求政府盡快提出一個切合勞工界訴求的具體方案，不要一拖再拖。第二，落實標準工時立法。去年9月，深水埗發生一宗巴士司機懷疑因工時過長，以致釀成3死30傷的嚴重交通意外。長工時造成的禍害不單影響僱員的生活，而且更危害社會安全。立法保障標準工時刻不容緩，我促請政府緊記立法保障標準工時的初衷，同時在政府外判服務合約內，牽頭落實勞工界的建議，按原工資的1.5倍計算超時工作的工資。第三，保障職業安全，檢討職業病保障範圍。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均提及加強巡查、執法、提高法例阻嚇力等建議，以保障職業安全，我們希望政府能盡快落實。同時，我們要求全面檢討現行的職業安全法例和措施，並且擴大職業病的保障範圍，包括下肢勞損，加強對工友的保障。第四，為最低工資進行"一年一檢"。2010年立法會通過《最低工資條例》時，政府曾承諾研究"一年一檢"。我們要求政府兌現承諾，保障基層工友的生活。第五，劃一假期，檢討分娩假和侍產假。現時香港僱員的假期，分為17天公眾假期和12天法定假期。我認為政府應盡快修改相關法例，劃一假期為17天。政府現時建議把3天的侍產假延長至5天，我們更建議政府把分娩假與侍產假合併，讓不同家庭按需要作出彈性安排。此外，政府應增設4天有薪教育假期，以鼓勵僱員進修。第六，反對擴大輸入勞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及改善僱員的生活。根據一家銀行最新公布的生活開支調查，一名住在公屋的單身人士，每月最少需6,640元開支才能維持基本生活，但若租住一個300平方呎單位，每月基本生活開支便會超過13,000元。如果以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作26天計算，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2017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超過76萬名僱員的收入遠低於這個水平，這也是即使香港全面就業，但基層市民也無法改善生活的原因。由於僱員工資未能得到實質改善，我們反對擴大輸入勞工。第七，加強職業教育。雖然政府已於2016年全盤接納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提出的建議，但政府至今仍把職業教育和主流教育分開處理。我們要求政府為職業教育建立正面形象、加強職業教育與大專院校的銜接，以及培育一支穩定的職業教師隊伍，支持職業教育的發展。第八，擴大破產欠薪保障權益。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累積盈餘至今已超過50億元，應有足夠能力擴大保障範圍，並盡快處理勞工處在計算破欠基金遣散費特惠金時的詮釋錯誤，盡快向受影響僱員發還差額。第九，修訂"4-1-18"連續性僱傭合約的規定。不少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大量聘用兼職及臨時工人，導致工作零散化。

僱主在惡劣天氣下要求僱員上班，但不提供任何補貼的情況比比皆是。由於勞工處的惡劣天氣指引不能全面保障僱員權益，政府應盡快研究，加強保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工作應有的權益。主席，我希望政府主動聆聽勞工界的聲音，全面檢討勞工政策，以及保障僱員的權益。

其實在嬰兒潮即1950年代或1960年代出生的人，在未來10年將全部變成退休人士，而在紀律部隊工作的人甚至可能在55歲退休，根本正值壯年。我很希望社會能改變觀念，不應有年齡歧視，更不應視這些人為社會的包袱，因為他們仍然是社會的財富。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要令社會對年屆60歲特別是轉行或退休的人士有一種新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退休人士即使有儲蓄，也不願意支付昂貴的交通費。在交通津貼方面，我們建議2元乘車優惠政策的受惠對象應特別包括願意重投社會工作的退休人士，政府能否展開第一步的突破呢？

我自己既是大機構的僱員，亦是小型辦公室的僱主。在立法會，我們以僱主的角度考慮勞工福利問題，但我相信兩者其實並非對立的。我認為大型機構並非最大的問題所在，面對最大問題的是財政比較緊絀的中小企甚至微企。

但有些行業則不然，例如大型律師行與小型律師行已截然不同，只要有一名員工放取3個月的假期，有很多事情便無法辦到。因此，我很希望局長可以考慮不同行業和工種的情況，而我很想向立法會的同事提出的一點是，對於陸頌雄議員提出的大方向，我作為僱員一定認為有關方向值得討論。但當我們要從僱主的角度考慮時，我認為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想有否中間方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何啟明議員的原議案。在討論這項議案之前，大家可能先要拋棄一些基本思維，例如僱主是無良的、增加僱員福利，便會增加僱主的成本，導致僱主結業等，這些全部是不太正確的假設。主席，我既是一名僱員，也是一名僱主，所以知道兩方面也各有自己的困難和處境。

我有兩名小朋友，雖然年紀不是很大，但我對太太當時生產的情況歷歷在目。

太太已在產房內，但我卻在醫院的公眾等候區，與客戶通話。

這是可以考慮的。當然，我也十分贊成男士的7天侍產假的建議，因為在孩子出生時，作為一名丈夫，無論是在實際上或心理上，也有很多事情要準備的。陸頌雄議員提出的另一項建議，是將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劃一為17天，我認為這更加是理所當然的。

由於對沖的問題，僱員認為強積金根本不能支持僱員退休生活，但政府表示本港有4根支柱，MPF只是退休生活的其中一根支柱。如今大家已有共識，便是要取消對沖，但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政府遲遲未能提出一個方案，供全港市民討論。

我知道現時很多中小企的僱主，對於他們在取消對沖之後的負擔多少存有意見，但為了盡快實行取消對沖，我認為政府應大膽提出一兩個不同的方案，讓我們可以就實際方案進行討論。陸頌雄議員也提出了其他意見，包括就年齡歧視立法等，這些建議對於人力資源的長遠供應是有幫助的。一名香港市民即使年屆60歲，甚至年屆70歲或80歲，只要他有能力，健康情況許可並願意工作，我想作為僱主的，也應該一視同仁，向這些有心有能力的僱員提供同等機會，而不應因年齡問題，即他們年紀大，而把工作職位留給較年青的人。

昔日，我和他都是民主黨成員，今天我們已經離開民主黨，他做了局長，我則做了立法會議員，很高興仍有機會與進步陣營的朋友一起討論勞工政策。當然，我們日後還會有很多機會與局長繼續在審議政策上切磋。主席，今天我們討論"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的議案，議案本來有5項修正案，但是，對於劉小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由於政府取消她的議員資格，因而無法在議會正式提出。因此，我希望在開始發言時用少許時間，讀出前議員劉小麗就這項議案提出的修正案："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並盡快全面檢討及修訂各項與勞工事宜有關的法例，包括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及就最低工資水平實施'一年一檢'、訂定標準工時以取代上屆政府建議的'合約工時'，以及增加法定侍產假至7天，以確保全港'打工仔女'均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及工作與生活平衡。"主席，上屆特首梁振英曾經作出大量與勞工權益有關的競選承諾，但最終完全未有就有關議題提出任何真正能夠解決勞工問題的政策方向。我必須指出，香港的勞工法例本來已經非常落後。梁振英政府更提出"合約工時"的方案，與真正保障勞工權益背道而馳。如果政府繼續對於香港勞工法例的問題採取保守態度，無視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打工仔女"面對的切切實實的生活問題，市民的生活將會難以得到改善。主席，立法會即將討論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對於一些比較全面的社會福利保障計劃，例如全民退保，政府很多時候都會以人口老化、結構性赤字等原因，拒絕承擔政府應有的責任，我不知道羅致光局長對此有何看法？但是，最少我們應該體察一下很多"打工仔女"面對的種種情況。一方面，政府千方百計希望市民大眾不用依賴政府的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卻無視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一個能夠全面保障勞工權益的法例制度，才是對基層市民生活的最佳保障。主席，最近，我們看見很多工潮事件，而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件見微知著，包括九龍巴士有限公司的葉車長曾經希望發動工業行動，這事件揭示了香港的勞工權益及公司的老闆權益兩者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對等。由於車長工時長、工作環境差，結果葉車長希望發動工業行動，但她面對甚麼壓力？她很快便面臨被公司解僱，而雖然最終由於很多工會成員，很多"打工仔女"及車長一同支持葉車長，令她能夠免於被解僱的厄運——我當然不是指那些說她罷工是"白癡"的工會——但我們可以看到，勞資關係在香港的確存在很大的不對等。根據本地的法例，只需要作出足夠賠償，便可滿足現有法例的要求，基本上我們沒有罷工的權利，亦沒有集體談判的權利，也由於這原因，當我們面對工業行動時便十分缺乏保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中指出，正常工作日的確立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長期的多少隱蔽的內戰的產物。

香港工時狀況調查報告指出，有關的調查曾訪問本港345,500名僱員，他們表示每周工時的中位數是44小時。但是，當中只有37.4%的僱員工作少於40小時，大約有62.6%的僱員工作多於40小時以上，當中甚至有8.9%的僱員，他們的工作時數多於56小時或以上，超越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主席，香港的勞工保障並不需要繼續傾斜商界，我們亦不希望再有一些小修小補式的修改。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提出很多不同的勞工政策，希望政府能夠接受建議，盡快推行。但是，在今天香港勞工法例完全落後的情況下，政府及立法會需要做的，是要為香港設立勞工保障制度，設定一個更強的願景，不再是小修小補，而是全面地保障每一個在香港打拼的"打工仔女"的權益。修改"4-1-18"的限制，保障零散工的權益；標準工時進行立法，改善香港冠絕全球的工時問題；落實更多家庭友善政策甚至設定"月事假"，保障女性在職場上的權益及福祉；還有很多不同的勞工政策，有待我們一一實現。

主席，工聯會的何啟明議員今天動議了這項"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的議案，當中首句的內容便是"本會促請政府以捍衞勞工權益為首要任務"。每次提到這句話，難免便會喚起民主派議員要翻工聯會的舊帳，因為他說"促請政府捍衞勞工權益"，那麼大家便不禁會問：工聯會又有否真正做到捍衞勞工權益呢？

我不想浪費時間講述所有事件，因為即使翻工聯會舊帳，也不會令香港"打工仔"的權益變好，但我想講述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在選舉期間，當我為范國威議員助選時，有一名叔叔衝過來說："我是工聯會的。

我今天只想提出一個切入點，就是香港法例對於小眾的勞工權益保障是非常不全面的，特別是性小眾。當然，這範疇未必是由勞福局負責的，因為反歧視條例是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的。在反歧視條例當中，有《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唯獨仍然未有有關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條例。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很多性小眾須隱藏其身份和傾向，因為萬一被他的上司發現，他有可能會失去工作，有些教育機構甚至要求員工簽署文件，聲明自己並非性小眾，否則便須辭職，不可以繼續工作。香港現時並無法例保障性小眾在職場上由於其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受歧視的情況。

我今天看到勞福局局長在席，他未必是直接負責歧視條例的，但在歧視條例當中，也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範疇，便是僱傭歧視。

政府鼓勵別人做，但自己卻未必會做。

該宗案件已在高等法院勝訴，但政府當然會上訴到底，並且已經在進行上訴，即使再次敗訴，也一定會上訴至終審法院。在法理上有法理上的爭拗，但如果從勞工權益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政府是應該自我完善整個勞工權益體制，不應該歧視社會上任何族群和小眾。今次有機會提出這方面，希望局長有機會也檢討一下。
主席，在民主黨內負責勞工政策的是尹兆堅議員，不過我也要就這項議案發言，因為我最近曾協助九龍巴士有限公司一群兼職車長，我認為我有道義責任，繼續為他們發聲。這群兼職車長過去多年來一直為九巴和香港市民服務，他們專業盡責，分擔了很多全職車長的職務。但這批兼職車長早前遭九巴無理打壓，並受到某些工會人士無理指控，質疑他們的專業精神，最終導致他們無故被停職1個月，這反映香港勞工階層的悲哀，而這只是冰山一角。在我們與九巴的談判過程中，我完全感受到這批員工的無助。

在大埔車禍發生後，九巴基於社會壓力，以一些無理指控把這批車長停職。這批車長持有專業牌照，並具足夠的路面經驗，是經過專業培訓才成為兼職車長的。很多兼職車長其實是極具經驗的離職全職車長，本身也有全職工作，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抽出1天或半天，或每隔1個星期駕駛巴士，一方面這是他們的嗜好，另一方面可幫補家計和服務市民，亦分擔了全職車長繁重的工作。九巴一直強調現時人手短缺，其實這群車長是不可或缺的。九巴無故把這批兼職車長停職後，竟然要求他們承諾每星期工作18小時才讓他們復職。九巴曾說要避免車長疲勞駕駛，但這批兼職車長本身已有正職，須每周工作5天，如要他們每星期多做18小時的兼職工作，以每天工作9小來計算，即要他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也要上班，這樣由星期一至星期日連續上班，有助車長休息嗎？

主席，大家也知道香港的工時有多長。

但九巴卻以此為藉口，千方百計迫令車長承諾每周上班18小時，其中一些車長為了讓自己有足夠的休息，以及顧及乘客的安全，便嚴詞拒絕。雙方經一連串談判後，九巴最終讓步，只要求他們每星期上班10小時，這點我們接受。這批車長亦同意向九巴申報其全職工作的工時和性質，亦會申報他們的健康狀況，更授權九巴查核他們的刑事紀錄，看看他們有否不良駕駛的往績。我們覺得這些措施有助查核車長的專業性，亦有助提高駕駛安全。車長積極配合九巴這些合理要求，但九巴竟然提出，除這些要求外，兼職車長須向九巴提交一份聲明，表明他們已向其全職僱主申報在九巴的兼職工作。主席，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荒謬的要求，如果兼職僱員本身已具備足夠的專業資格，為何九巴仍要求他們向其全職僱主申報在九巴的兼職工作呢？這是九巴的兼職員工與其全職僱主之間的僱傭協議問題，為何九巴要越俎代庖，要管別人全職工作的勞工問題呢？其實香港很多"打工仔"因為生活艱難，工資不足，需要兼職、"秘撈"。試問如果文職僱員在下班後從事教琴或補習工作，但學生的家長卻要求他們向其僱主申報這些教琴或補習工作，否則不會聘請他們，這是否極為荒謬的要求呢？但很可悲的是，即使九巴提出的要求如此荒謬，但香港現時的法例對他們的保障仍然極不足夠。一些車長為了生活或理想，逼於無奈，繼續任職九巴兼職車長，這反映出香港勞工界的悲哀。縱使200多位兼職車長沒有犯錯，並無牽涉在大埔的九巴車禍中，但只因為1個人犯了錯，便受到株連，遭到無辜迫害。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這項議案。

今天我們辯論有關勞工法例的問題，大家提出很多不同意見，有少部分極富爭議性，但亦有不少有用的建議，對於這些有用的建議，我持開放態度。事實上，我認為有些建議值得盡快實施，包括要求檢討高空工作的施工程序和所需的安全措施。本港不時出現這一類致命的工業意外，我知道政府高度重視工業安全問題，但是人命至關重要，政府應該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防止這些悲劇繼續發生。我一直認為，勞資雙方應該是夥伴關係，互相共存共生，而並非對立，因為對立只會兩敗俱傷。只要勞資互信互諒，很多問題都可以處理得更好。今天多位議員提出很多建議，有些有爭議，有些積極可行。但是，要落實這些建議，就必須得到共識。勞資雙方應該好好坐下來討論，單方面提出是無濟於事的。

通過討論，資方可以明白勞方的需要，勞方亦可以理解資方的負擔能力，大家互相諒解，就可以化解矛盾。所以，我希望目前面對的勞工問題，可以繼續在勞顧會討論，而我們應該創造有利的環境，讓勞資雙方可以順利討論。至於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問題，由於大家都不接受上屆政府提出的方案，現在必須回到談判桌。正如之前所說，這些重大勞工問題應該在政府協助下繼續由勞資雙方一起討論。我已經多次說過，對沖機制對於基層市民有很大影響。

因此，勞資雙方切忌意氣用事，大家應該作通盤考慮，共同尋找一個雙贏方案。另外，今日有議員提出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認為可以令工作傷亡或患上職業病的僱員，不論屬受僱或自僱，均可以獲得全面補償。其實政府早於2004年已經就"中央僱員補償基金"進行研究，其後採取了由保險業界提倡的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為從事高風險行業的僱主提供後援服務，以確保僱主能夠在私營市場購買到保險。政府沒有採用中央僱員補償制度，因為這個制度有很多缺點，而且不能夠解決現有問題，反而會損害僱員和僱主的權益。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虧損。近年有不法之徒詐騙保險，以致僱員補償保險一直處於虧損的狀態，過去6年總共虧損了23億元，平均每年虧損約3億8,000多萬元。

相比之下，中央保償制度欠缺市場靈活性，面對虧損時只能大幅增加保費，對僱主和僱員都構成很大的壓力，最終甚至要用公帑補貼。同時，公營機構薪酬比私營機構高，效率卻比私營機構低，所以，中央保險制度根本不可能令保費下降，反而會令整個制度變得官僚化，僱員和僱主都會深受其害。目前，香港僱主支付的僱員補償保險制度的保費相對便宜，但僱員獲得的保障和福利卻是全球最完善的地方之一，實在是價廉物美。根據當年研究資料顯示，香港僱員申索賠償的權利不受限制，但僱主所支付的保費平均僅為年薪的1%，比不少實施中央補償制度的地區為低。所以，我不贊同成立中央補償制度的建議。事實上，我們即使有資源，亦應該先用於工傷康復之上。研究顯示，工人因工受傷後如果能夠把握治療黃金期，由醫生負責協調職業及物理治療，並且由社工協助與僱主商討復工安排，最能協助僱員盡快康復及重投工作。香港保險業聯會在2012年開始聯同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合作推出工傷康復計劃，英文簡稱"MORE"，至今共有390名背傷的工人參加計劃。結果顯示，參加計劃的工人平均接受治療8.5個月就能復工，而沒有參加計劃的工人則需要16個月才能復工，可見參加計劃的工人可以早差不多半年復工。所以，這項計劃的好處顯而易見。有分析認為，本港工傷政策側重賠償，未能顧及僱員重投工作的需要和意願。所以，我認為，雖然這計劃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但值得政府好好研究，資方亦要深入研究。

這反映僱傭關係及工作條件直接涉及民生，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素直接掛鈎。

在經濟上，香港應屬先進地區，但在勞工法例上則可謂落後得不得了，即使是家庭友善政策也只是鼓勵措施而已，尚未成氣候或法例。當然，我們關心工作壓力過大及工時過長影響市民的精神狀況和健康。

主席，在眾多勞工議題中，我相信要較先處理的是標準工時。事實上，上屆政府已開始研究，但很可惜，最終結果只是基於商界的片面之詞，欲推出一項連"A貨"也不如的合約工時。所謂"A貨"，本應與正貨似模似樣的，但它卻與標準工時相差甚遠，所以是連"A貨"也不如。因此，我們堅決反對以合約工時取代標準工時。

其實，香港面積不算大亦不算小，但在假期制度上卻實行"一地兩制"，令未能享有公眾假期的"打工仔女"滿腹牢騷。我特別想指出，原來服務業和零售業的從業員，以及機台及機器操作員等基層技術人員的就業人口當中，只有約兩至三成享有公眾假期，其餘七至八成只享有勞工假。其他行業的從業員，如個人專業服務、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員等，則有八至九成可享有公眾假期。我們認為政府應避免牽頭歧視某些基層技術人員。

其實，很多參與討論的委員均提到最低工資滯後及"4-18"的問題。

在立法會，代表勞工界的朋友及代表商界僱主的朋友有時候好像很對立，但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首先，我相信在座各位，或在香港算得上是僱主級別或高級行政人員級別的人士，誰沒做過"打工仔"呢？

同時僱主亦需要了解到，日後勞資關係真的不能再是這樣的狀況。另一點我想說的是，我們經常提及勞工界，有時候我覺得這有少許標籤性質。"勞工"一詞，聽來好像很辛勞，只是靠勞力，我並非貶低從事勞力工作的朋友，但事實上，經濟正在轉型，很多同樣面對勞資問題的朋友並非純粹單靠所謂勞力。我覺得雙方的合作關係是需要改善的。

陸頌雄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強資本、弱勞工"，我覺得這點也正在改變中。老實說，現時僱主要招聘員工，並不容易，即使能成功聘請員工，也未必是僱主心目中能幫上忙的人，所以其實大家都在爭奪人才。我們在先前的辯論中提到"再工業化"，現時政府又談及新經濟和創科，說到底，我們始終認為人才是最重要的。

相反，很多商界的議員有時候甚至很多時候都非常斤斤計較。

說到大和解，我認為勞僱或勞資雙方須先行大和解，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才得以向前行。說回今天的議題，除了何啟明議員比較概括的原議案外，很多修正案均加入了很多要求。老實說，如果逐點討論，例如假期應該有多少天，然後找個理由提出反對，是很容易的。

在確立集體談判權方面，我也是完全支持的。較具爭議的一點是標準工時，我認為就很多基層工種而言，這是絕對有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在精神層面來說，我們無謂在這個小問題上執着，因而不支持訂定標準工時。我認為，大家可以想得寬闊一點，向着同一個方向走，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認為原則上我們可以支持陸議員的修正案。整體而言，我認為一定要設法盡力協助基層，以及為我們的勞工和"打工仔"爭取更好的工作及福利。

最經常聽到的是新加坡也有標準工時，為何香港沒有？他們又舉例說很多地方有較長的產假和侍產假，又說產假應該增至14周，但他們卻不說有些地方由政府支薪給放產假的僱員；有些地方的稅率也很高；有些地方為產假設立薪酬上限，不像香港般由僱主支付僱員原有的薪金；有些地方亦沒有像香港這麼低的失業率，當地人手充裕，讓僱員多放假當然也沒有問題。說到底，每個地方的情況也不同，不應該一概而論。

對工人來說，加工資、加假期、加福利一定很中聽，但全部相加起來，對香港整體的營商環境便會造成損害。我們近期看到法國有很多罷工行動，都是因為勞工法例制定後很難回頭，而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回頭的話，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事呢？落實最低工資及侍產假等勞工政策已經令中小企的經營成本持續攀升，但工會的訴求有增無減，設立標準工時、增加最低工資、取消強制性公積金與遣散費對沖、增加侍產假、產假及福利、勞工假與公眾假期看齊等，矛頭直指商界，特別令中小企的生存條件每況愈下，小投資者憂心不已。

這未必即時發生，但日積月累便會有問題。香港的確比較幸運，相比歐美，香港背靠內地龐大的消費市場，以致可以保持一定的經濟實力，但經營成本過高的負面影響已經默默浮現。須知道，對本地飲食業來說，薪酬一般較租金開支高1倍。政府統計處日前剛公布"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況"的數字顯示，2016年飲食業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的比率為48.2%，相比2015年再上升近1個百分點，反映飲食業的工資壓力越來越大。其實有一點是大家不知道的，便是飲食業壓縮了管理層來提升其下數個階層的待遇，這對中產及管理層也不公道，但現時仍然有這樣的問題。有人批評飲食業的薪酬偏低，但他們沒有同時指出，食肆一般只賺取微薄利潤，過去10年更持續遞減，只得單位數字。2016年平均只有5.1%，中小企食肆更平均只有2.9%。飲食業根本不可能好像建造業般有條件大幅改善工人的待遇。然而，香港現時勞動力嚴重不足，剛公布的失業率數字繼續處於20年的低水平，只有2.9%，可說是全民就業，以致近年飲食業在招聘人手方面非常困難，特別是洗碗工，這方面我也不詳述了，免得說來說去也只說洗碗工。

因此，我們要留心如何避免帶動薪酬開支升幅過急及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這才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我認同很多中小微企有時會成為無"糧"僱主，因為他們沒能力出糧給僱員，而不是沒有良心。主席，我不反對亦無需反對有能力的僱主為僱員提供較吸引的福利，因為現時根本難以聘請員工，在自由經濟之下，僱主自然會"加碼"。

如果政府願意仿效外國的做法，由政府承擔這些成本，商界多數也不會反對。

所以，延長侍產假及產假一定會令中小微企的人手更加不足，這個現實問題必須處理。有同事剛才說反對輸入勞工，但如果不輸入勞工，我們如何繼續經營下去呢？總結而言，我覺得政府不應單方面落實加強僱員權益的政策，否則只會拖累中小企的營商環境，亦有可能為勞動市場帶來衝擊，令好事變壞事。有同事剛才提及年假，甚至要求最低工資"每年一檢"，我覺得最低工資應該在有需要檢討的時候才檢討。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我想回應一些我平時"時運高"時聽不到他們發言的議員的言論。不過，今天我並不是"時運低"——我仍然堅持我是"時運高"的——不過，為了要聆聽今天的議案辯論，因此要聆聽所有同事的發言。郭家麒議員說我們不夠guts——他說的是不夠"pop"——如果我們夠"pop"，便應該把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加入何啟明議員的原議案內。我認為這並非是否夠"pop"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腦子的問題。大家也知道，議員在議案辯論中發言是有限時的，大家看一看，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有10多點，如果我們全部也加入議案內討論，一個人是說不完的。

其實，為了勞工着想，我們其實不應該為了這些問題而進行政治"抽水"。

其實大家也知道，我和郭家麒議員是同區的競爭對手，所以他用盡所有機會攻擊我或攻擊工聯會，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是為了一些政治問題，對嗎？

我相信，也希望下次再提出這些問題時情況會比較好，會有較多機會。大家看一看，區諾軒議員跟局長如此友好，特首甚至錢也捐給他們，在氣氛如此良好的情況下，希望會有利於我們爭取這些假期安排，即產假和侍產假的安排。不過，我也要提醒她，當她說我們沒有積極爭取產假和侍產假的安排時，我想提醒她，當時就7天侍產假表決時，她的政黨的前議員何俊仁、涂謹申議員、前議員單仲偕等合共6人——當時民主黨有6位議員，卻有3人沒有投票，究竟他們有多落力爭取？

我終於聽到張宇人議員和石禮謙議員等商界代表談論他們對於我們爭取勞工權益的意見。其實張宇人議員剛才有一句話說得很不錯，他說飲食業不能好像建造業那樣大幅增加僱員的福利安排，這證明了甚麼呢？證明了我們現在爭取僱員的安排、爭取改善勞工權益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行業的問題。他作為業界代表，為何不幫助他們的行業好像建造業那樣，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可以好像石禮謙議員幫助建造業那樣，讓他們有如此良好的營商環境，然後提高僱員的安排呢？我經常說，我們是同情中小企的——他還提及那些微企——我們同意，大家坐在同一條船上，為何現在會弄得營商環境如此惡劣呢？

當其他成本增加時，為了讓他們賺取最大利潤，他們是否要壓榨勞工成本，壓低花在勞工上的開支呢？此外，我也要回應石禮謙議員，他說我們從十分微小利益的角度來討論整個社會的利益問題。我想指出，我們討論的所有問題，包括假期安排，又或是最低工資的安排、工時問題等，牽涉的不僅是勞工問題，而是家庭友善政策及基層僱員的福利問題。說到取消強積金對沖，連特首也說，這些其實是退休保障的安排。所以，如果我們不做好這些勞工權益的安排......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討論勞工權益時，也能夠為前線僱員發言。莫乃光議員剛才說，我們經常為了基層僱員，把僱主說得很差，其實不是的，希望大家明白，我們說的勞工權益，不僅是為了基層僱員、最草根的僱員，其實所有僱員，無論是在哪個階層，也是會受到影響的。

因此，我們會贊成各項修正案，希望所有同事均會支持整項議案，讓政府盡快聽到我們的聲音，改善"打工仔"的權益。

多謝主席，亦多謝何啟明議員提出議案，4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以及17位議員表達意見。政府非常重視勞工權益，這屆政府亦希望在多方面進一步改善勞工福利。不過，我們做這些工作時，須同時兼顧企業的承擔能力。我們經常強調，香港98%的企業也是中小微企，他們承擔成本改變的能力相當有限。因此，在很多需要改善的勞工問題上，我們也要循序漸進，讓他們在承擔、承受和適應能力上可以應付。在侍產假方面，我們過去也曾在人力事務委員會與議員討論，並取得大家的支持。就侍產假由3天增加至5天的建議，勞工處亦向勞工顧問委員會徵詢意見，而勞顧會亦支持由3天增加到5天的建議。勞工處會盡快準備有關的法例修訂。至於產假方面，在施政報告和多個場合，我們也提到當局現正全速進行有關的研究和檢視工作。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盡快完成有關檢視，向大家作出詳細交代。不過，正如我以往討論這項問題時提到，很多國家的產假，基本上也是由一些社會保障制度——即我們一般稱為勞保——支付有關產假所產生的薪酬開支。

如果純粹將產假延長，相關的法例修訂很簡單；但如果要考慮如何支付涉及的額外成本，在制度上便稍為複雜，亦須有一些行政安排配合。因此，待我們完成有關檢討工作，向立法會提出有關建議後，修訂法例和配套措施的執行也需要時間。當然，我們的目標也是希望在現屆政府任期內完成有關工作。此外，大家十分關心的另一問題，就是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問題。就此，我們確實已有一項方案，就是上屆政府在6月底提出的方案，但不論是資方或勞方也對方案非常有意見。因此，現屆政府任期開始時，即認為有需要重新檢視這項方案，研究如何優化、改良，務求取得勞資雙方的支持。我們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也是要考慮的一點，就是一旦取消了強積金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後，各企業在會計系統上，雖然需要撥備作長期服務金、遣散費，但及至要支付有關款項時，企業是否有足夠現金應付這些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呢？這可能會造成問題，甚至導致一些企業因而倒閉。我們不希望出現這些情況，所以我們要考慮如何幫助僱主，以便他們在需要支付僱員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時，可動用之前所做的一些專項儲蓄來應付，我們也要考慮如何在過渡期幫助他們。在處理這些工作時，我們要探討技術性的細節。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想得不夠仔細的話，便會出問題，正如大家常說，問題一般出現在細節中。因此，我們希望對問題進行足夠和充分的探討，以致當我們提出一個我們認為可行的改良方案時，那方案是可以實踐的，亦避免可能好心做壞事的情況。

實際上，背後意思就是說，我們不希望在取消"對沖"安排後，僱主有任何動機或誘因裁員，又或令僱員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從細節考慮"對沖"方案時，我們希望可以真真正正保障員工的有關福利。

現時，勞工處的主力工作，是在11個行業盡快訂定行業指引，特別是工時方面的指引。我們正開展這項工作，相信有助訂定一項更合理的工時政策。有部分議員提及職安健的問題。職安是一項相當重要的議題，我們希望從多方面作出改善。從過往經驗所見，很多時候，在意外發生後，透過法庭的判案，判刑情況在近年開始有改善。不過，我們認為現時的量刑仍然偏低，顯然未能反映違法情況和意外後果的嚴重性。因此，勞工處亦正全速就職安健法例的罰則進行檢討，希望在參考律政司的意見後，在今個立法年度內提出一些修訂有關法例的方向性建議。多位議員亦提到另一廣為關注的問題，就是外判服務的勞工權益和保障。實際上，我履任後不久即向特首提出，我們需要就着這個問題進行檢討。於是，在去年8月底，我們已籌備成立這個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檢視政府的外判制度有何可以改善之處，以保障僱員得到合理待遇。

主席，實際上，由於多項修訂案中涉及的政策範圍合共有18個，如果我逐一作出回應，初步估計需時30多分鐘，但我相信大家也不想聽到這麼長的回應。此外，我知道日後我們仍然有很多機會，可在人力事務委員會回應，而當我們提出一些具體政策時，我們也會盡量與立法會議員作多方面溝通。在勞工政策方面，我們希望就日後如何循序漸進地改善，多聽各黨派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我現在請陸頌雄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何啟明議員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陸頌雄議員就何啟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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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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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全面檢討勞工法例，改善勞工權益"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黃碧雲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何啟明議員的議案。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尹兆堅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修正何啟明議員的議案。

贊成的請舉手。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